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於2017年10月11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主席，在2017年10月13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我以《〈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該項公告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11月29日。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美芬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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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胡志偉議員、張超雄議員、梁耀忠議員、尹兆堅議員及郭家麒議員要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辯論發言時限作出的建議。

每位議員的總發言時限不得超過30分鐘。在每個辯論環節，我會先請想發言的議員發言。議員發言後，若有需要，我會暫停會議10分鐘，讓有關官員就回應作準備。會議恢復時，只有官員才可發言。若官員認為無需暫停會議，我便會在議員發言後，隨即請官員回應。官員發言後，有關的辯論環節即告結束。五個辯論環節完結後，李慧琼議員可就修正案發言，然後我會請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動議修正案。處理完畢各項修正案後，李慧琼議員可發言答辯。最後，議員會就原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進行表決。這項議案辯論會一連3天舉行。今天的辯論會在晚上10時左右暫停。明天的辯論會在上午9時開始，晚上10時左右暫停。後天的辯論亦會在上午9時開始，在處理完畢議程上所有事項後或大約晚上10時，我便會宣布休會。

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議案。首先我希望指出，這項議案沒有方向性，只是根㯫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規定和傳統的做法，讓立法會行使在《基本法》所列明的職權："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今年的施政報告是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首份施政報告。在這3天的辯論環節中，相信議員會就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和本屆政府在各政策範疇的遠景和措施，積極表達意見。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我十分高興聽到行政長官一再強調，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是良好管治的重要一環。除了在施政報告中承諾會竭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外，行政長官自上任以來已經作出具體行動表示她的誠意。在上任後第一個星期三，行政長官親身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並要求官員多與議員溝通，就各項政策爭取議員的支持。行政長官亦同意增加行政長官答問會的次數，以便有更多機會直接回答議員的提問。在每個星期內務委員會會議後，我和內務委員會副主席均會與政務司司長見面，這也是行政立法關係中一個重要的溝通。我在今個立法年度連任內務委員會主席後，首次與政務司司長會面時已指出，行政立法關係是政府的一個重要環節，亦表達了對行政立法關係在新一個立法年度持續有所改善的期望，並促請司長與議員會面。在跟進行政立法關係方面，我和副主席均樂意承擔更多的協調工作。除了行政機關的溝通外，我留意到施政報告中有多項政策以發展高增值產業和經濟多元化為目標，而為了達致這些目標，香港要加強與內地合作。我期望立法會和不同的事務委員會，在新一個立法年度，多就不同範疇的事務與內地進行交流。我亦希望特區政府可在這方面提供協助。在施政報告發表後，18個事務委員會已經舉行了一系列的政策簡報會，聽取各位政策局局長和其他主要官員解釋政府當局未來在香港的管治、經濟發展、房屋、教育和醫療等範疇的施政措施。我相信各事務委員會一定會積極努力跟進。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在同一時間運作的數目最多只限16個，而現時已滿額。根據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新立法年度的立法議程，立法會在今個立法年度最少要審議16項條例草案。除了16項以經濟民生為主的條例草案，立法會也要審議《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相信這些審議會有一定的爭議性。可見在未來一年，立法會審議法案的工作相當沉重。相信大家均會同意，近年社會紛爭不斷，影響立法會正常運作，令議會不能有效處理關乎民生福祉，以至推動經濟發展的工作。社會面對大量經濟民生問題，積壓難解，這些一定並非市民所樂見的。近期立法會也因為"一地兩檢"、修改《議事規則》等議題導致議會氣氛緊張。我十分期望各位議員在這3天可以稍為"停火"，讓施政報告辯論可以順利進行，令議員可以好好利用這3天辯論時間，就施政報告發表意見。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我期望行政長官和各司、局長能夠仔細聽取議員的意見，並積極作出回應及跟進。此外，我亦會繼續督促政府日後在政策出台前，或法案草擬階段的不同時期，多聽取各黨派的意見，並預留足夠的時間讓議員審議。雖然最近議會氣氛比較緊張，我呼籲本會議員本着"求大同，存大異"的精神，就不同議題與政府當局創造更大、更多的合作空間，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加強溝通協商，讓議會運作更暢順，亦令對社會經濟有利的政策盡快得以順利落實，共同為市民大眾謀福祉。

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現在進入第一個辯論環節。辯論主題是"多元經濟"。這個環節涵蓋10個政策範疇，分別是：公共財政；工商事務；經濟發展事務，但不包括能源有關事宜；"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財經事務；海運及空運；專業服務；創新及科技產業；及創意產業。有意在這個環節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提出8點，包括培育人才、創科研究、激勵投資、發展金融科技、壯大初創中小企、投資未來教育、開放數據、智慧城市、數碼基建及資訊保安。

過去，我們經常批評政府的政策，但這份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措施較為積極，亦有參考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總理負責統籌高層次及跨部門的合作，推動新項目。政府現時表示要成立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並將效率促進組歸入創科及科技局，以及投放7億元推展智慧城市項目等。我看到政府有決心從上而下由領導方面入手，亦回應了業界很多訴求。

我們需要再觀察一下。

過去，我們經常說政府進行多項顧問研究，但實際工作卻很緩慢。上任特首於2015年3月成立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兩年後，該委員會發表一份長達百頁的報告，作出詳細分析，但沒有提到落實計劃。

我認為大家必須留意，將來不要重蹈覆轍。

施政報告對中小企及初創企業有否幫助﹖現時提出的3倍扣稅措施，對一些較大型並有盈利的公司當然有利。然而，初創企業很多時候未有盈利，在研發產品、宣傳、招聘員工等各方面亦要花費資金，所以，對於中小企及一些本地初創企業，我們擔心現時推動的措施未必足夠。

對於小型的初創企業及本地中小企，我建議政府考慮協助他們聘請人才並直接資助部分薪酬。

這項措施可以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希望政府考慮。

很多偏遠地區缺乏光纖網絡覆蓋，雖然我們經常說本港的寬頻服務覆蓋率高達90%以上，但實際上，很多地區，包括市區的舊區的覆蓋率其實也不足夠。我希望這項政策的細節可以盡快出台，我們亦會與業界探討，這方面的資助及協助是否足夠。

此外，政府推動創新多年，但現時很多部門仍然要求參與投標的公司用紙張提交大量文件，投入投標箱。政府可否真的與時並進，環保一點？

我曾提出檢討過時法例，新政府在7月5日上場後，我動議的議案獲得通過。

此外，施政報告提到開放數據，我希望有更多實際措施。我覺得，施政報告提出的例子並不足夠，例如運輸署合併3個政府應用程式，提供實時交通資訊。其實，政府仍要解決公共交通營運商或擁有專營權的大型私人企業缺乏誘因或不肯提供數據的問題。主席，政府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便會公布智慧城市藍圖，我很希望政府屆時制訂全面的開放數據政策目標，包括如何吸引人才、資源落實和提高開放數據質素等，令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追上鄰近國家和地區，例如台灣和新加坡。

此外，政府亦必須加強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因為此計劃的撥款協議即將終止。政府現時對於基層兒童上網學習和購買電腦方面的支援並不足夠，他們只能用津貼購買電腦或繳交上網費用，如果兩者都想做，津貼根本不足夠。

雖然第一個辯論環節主要討論經濟發展，但人才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正如我早前所說，我希望政府在社區推動這些項目時，必須好好配合並與社會人士溝通，製造社會人士的需求後再推動這些項目。我們不想看到政府推動這些項目後反應欠佳，令市民有錯覺，以為政府不應這樣做。最後，特區政府有意重新改善跨部門政策協調。我認為這是施政報告最重要的部分，但我們必須回顧，為何過往有很多建議未能落實，政府也沒有制訂相關的成效指標？我很希望政府考慮制訂一些機制和指標，督促官員和部門"交貨"，並改善與公眾的溝通。這樣，我們才能汲取香港過往經驗及借鑒外國的情況，以打破曇花一現的情況。既然政府提倡創科，便必須堅持推動創科發展，令香港可以急起直追，而非像過去5年一樣原地踏步。

在2015年，金融業從業員人數為246,700人，但金融業整體佔本地生產總值17.6%。

施政報告的重點之一，是香港金融發展局。

我很希望政府在向金發局增撥資源之餘，亦能協調各部門與金發局合作，令其研究報告所提出的建議得以盡快落實。當然，如果政府向金發局增撥資源，我會要求金發局向立法會問責，每年向立法會進行詳細匯報和接受我們考核其工作表現，以及提交年度預算予立法會批核。

參考英國及澳洲等地的經驗，我們會發現，當地除了金融機構外，很多中小企及初創企業亦有資格參與沙盒計劃。

我最初也頗有憧憬，想知道無貨幣社會是否一個先進的社會？

我十分介意的士不接受另類的付款方法。施政報告沒有提及一項十分重要的事項，那就是我不斷提醒局方處理的眾籌政策。

不過，很多創投企業、中小微企籌款時，對象不止50人，而是向三四千人認捐。

資金的籌集方法包括眾籌和上市。

另一方面，我想談談3項令人擔憂的事項，這些事項在施政報告中並無提及。

主席，特首"林鄭"提前了3個月在10月發表新一屆政府的施政報告，充分體現本屆政府努力落實"新風格、新思維、新哲學"的管治理念，以新思維來破解社會經濟難題，並透過一些新路徑、新方法來開拓經濟發展的新天地，推動香港的發展踏上新台階。施政報告的內容涵蓋土地、房屋、經濟發展、稅制改革、創新科技、醫療、環境衞生，以及改善民生和青年事務等多方面。如果全部皆得以落實，我相信將可建設更美好的香港。將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和措施與我在今年1月就上一份報告的發言內容作比較，我很高興大部分建議均獲得政府積極和正面的回應，包括投放資源讓香港金融發展局謀劃香港金融業的未來，及時捕捉"一帶一路"倡議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和香港與內地兩地金融產品互聯互通等發展機遇，大力推動金融科技的應用，適時優化稅務法例以鼓勵科研，以及落實措施支援中小企業等，充分顯示特區政府對業界意見的重視。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需要持續關注我們在各個領域的投入，才能令香港不斷發展和維持現時的國際地位。目前來說，香港各項主要競爭力均不算太差。舉例說，根據世界銀行於上月底發表的《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五，但南韓已反超香港排在第四位。我想補充的是，南韓在2008年的排名只是第三十。特區政府迅即在翌日的新聞稿中指出，"香港在過去十年的《營商環境報告》中，排名一直處於全球前列位置......然而，我想指出，常言道：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此外，這份報告亦很中肯地指出，香港某些針對初創企業的措施仍有待改善。

以往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城市大多數為金融中心，而現時最具競爭力的城市則必須既是金融中心，也是科技創新中心。報告量度了全球1,035個城市的可持續競爭力指數，在十強中有3個是亞洲城市，但只不過是東京、新加坡和首爾，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卻十強不入。至於整體競爭力方面，深圳排名第六位，而香港則只位列第十二，反而上海、廣州和北京均已進入前20名。最後，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的排名，香港在數碼競爭力的分項排名第七，雖然已較去年爬升4位，但新加坡卻已連續5年排名榜首。

有見及此，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施政報告的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但尚有很多部分需要補充和完善。

第一，積極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讓香港經濟可以踏上新台階。現時環球經濟尚未突破低增長格局，加上各種影響因素非常複雜且多變，香港作為小型開放式經濟體實在難以獨善其身。相反，內地在這數年一直維持中高速的經濟發展，經濟結構逐漸提升，經濟前景也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好的，更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在在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帶來龐大機遇。在捕捉"一帶一路"機遇方面，施政報告提出加強"一帶一路"辦公室的人手，並希望在年底前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協議，當中涵蓋金融、基礎建設和爭議解決等，又會探討搭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資訊分享平台，讓企業更好地掌握相關資訊，促進項目對接和企業合作。此外，特區政府亦表示會與發改委成立聯合合作機制，建立直接和定期溝通的平台，加強溝通協商，並監督協議落實執行。在大灣區建設方面，施政報告提到特區政府已大致完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草擬工作，稍後會由國務院頒布，屆時將可實現粵港澳三地優勢互補及構建世界級城市群。政府表示會爭取為港人在大灣區學習、就業、創業、營商、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利，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使大灣區成為港人的優質生活圈，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些建議。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將會擬訂具體的工作計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會成立相關發展辦公室，協調及統籌落實相關工作。不過，我想指出，施政報告被一些人批評為充滿研究的報告，所以我希望政府會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兩方面加快步伐，積極做出成果。我相信只要能夠切實落實剛才提及的措施，全面加強與內地的合作，香港將有望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突破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低增長趨勢，並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邁向更高的台階。第二，強化金融基建，持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競爭，香港必須全力以赴，加倍努力，以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香港亦希望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並推動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發展。政府表示會透過不斷發展香港現有的種種融資渠道，適時更新現時的規管制度，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內新經濟企業的首選融資平台，以迎合新經濟環境。政府的具體措施計有：第一，由財政司司長主持金融領導委員會，就如何推動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發展提出策略性和前瞻性的建議。不過，政府指明會由指定部門跟進。第二，向金發局增撥資源，強化其進行策略性研究和提供建議的角色。第三，政府會帶頭發行綠色債券，推動本地機構設立符合國際標準的綠色債券認證計劃，梁繼昌議員剛才也有提到，從而推動內地"一帶一路"沿線和國際投資者通過香港資本市場進行綠色項目融資。第四，政府亦提到會繼續與業界和內地有關部門，探討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的渠道，並研究將更多投資產品納入互聯互通機制，包括把ETF和債券通擴展至"南向通"。

此外，金發局亦負責推動市場和培養人才，所以我希望政府提供足夠的投入，不要虎頭蛇尾。第二，香港要發展成為區內新經濟企業的首選融資平台，除增強作為直接融資平台的吸引力，成為企業上市集資的首選市場外，亦須同時鞏固香港作為間接融資，即貸款平台的地位。我要在此作出申報，作為銀行界的代表，我現職銀行顧問，而我任職的機構在東盟也有開設分行。香港在基建融資方面具有相當競爭力，但必須加快推進避免雙重課稅的安排，包括盡快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有關協議，亦應通過香港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協助金融機構與當地政府溝通和聯絡。第三，我認為發展離岸人民幣方面的政策和舉措有欠扎實，亦未見有任何新的舉措。在現時人民幣匯率已趨平穩的形勢下，應把握機會推出更多積極措施，加大力度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地位。最後，為了提升銀行執行客戶盡職審查的效率——這對方便營商十分重要——銀行業正研究開發企業客戶的專業資訊機構平台，而政府亦表示會積極研究推出市民的個人電子身份認證，所以同步建立個人的KYCU可謂順理成章。

施政報告提出理財新哲學，把現時特區政府坐擁的豐厚財政盈餘更好地用諸社會，特別是香港作為區內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如我剛才所說，保持稅制的競爭力。

主席，社會上無疑眾說紛紜，認為特區政府未來的財政負擔會很大，人口老化、醫療和公務員退休等開支將會持續大幅增加，再加上香港的稅種相當有限，稅基亦相當狹窄，所以在減稅的同時，也要考慮長遠的財政承受能力和可持續性。可是，如果實施兩級稅制能夠提高香港企業的競爭力，促進科技創新或其他新興產業的發展，相信對整體經濟一定是利多於弊。在經濟增長加快和企業盈利表現向好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收入自然會增加。特區政府已於年初成立稅務政策組，行政長官亦剛於10月出席稅務新方向高峰會，廣納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希望制訂具前瞻性的稅務政策和措施。面對世界經濟的新形勢和香港長遠財政的種種挑戰，香港在過去10多年反而一直未有檢討稅務政策，現時的確是很難得的機會，讓香港重新考慮稅制，統籌兼顧，在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同時，亦能確保財政可持續性。此外，還有很重要的是，平衡社會不同階層對稅負公平性和負擔性的意見，希望政府會盡快推出新舉措。第四方面，是大力鼓勵創新投入，推動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發展創新科技是推動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升競爭力的主要方向。香港毗鄰龐大的內地市場，有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有先進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和金融體系，是有條件推動創新科技發展的。然而，香港的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向來低於內地、德國、美國和日本。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政府過去多次的解釋都是香港不像其他國家般，有國防相關的研發開支，所以不應直接作比較。不過，無論如何，政府總算已提出在未來5年，將本地的研發開支倍增至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5%，而這比例其實一點也不誇張。政府亦表示會鼓勵私營機構加大投入，否則連這個目標也未能達到。政府會在八大方面加強創科發展，確保維持香港的全球競爭力，並加強與國家發展的銜接，令香港在創科路上急起直追。毫無疑問，上述發展創新科技的措施絕對值得我們支持。香港的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向來是以金融、商業和專業服務為主，加上香港創業和營商成本較高，令很多年青人難有一展所長的機會。創新科技正好為這些年青人提供出路，讓他們可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年青人，一起透過創意、創新和科技開拓一片新天地。這不但有助解決年青人就業和向上流的問題，亦可支持香港經濟作多元化發展，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容許世界各地的人前來投資或置業，所以香港的住宅和房地產不止是要滿足本地730多萬市民的住屋和投資需要，亦要應付來自內地以至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置業者的需求。香港近年樓價高企，不單是受全球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亦受本地供應緊張影響，對市民的生活、營商及創業成本均非常不利。香港每年的私人住宅單位供應量只有不足2萬個，根本難以滿足實際需求。推出不同的"辣招"只能產生短期的遏抑作用，問題的癥結依然是供應不足，背後與土地供應的關係密不可分。

政府表示擬於未來30年增加土地供應4,800公頃，平均每年亦只是160公頃。與香港情況相若的新加坡，土地供應的增長速度明顯較我們快很多。新加坡的土地由1980年只有618平方公里增至2016年的719平方公里，在36年間增加了101平方公里或16%，平均每年達281公頃。由此可見，雖然土地是一個經濟體的重要生產因素，但香港在過去數十年的拓展卻一直落後於新加坡。

我非常認同特首"林鄭"提出政府應更積極有為，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抓緊國家倡議"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適時投資，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然而，機不可失，時不我待，香港能否真正抓緊上述機遇，實在有賴政府敢於實幹，勇於擔當，"機會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希望政府會認真組織、安排和協調，令香港在各方面均能作好準備，不斷鞏固和提升我們的競爭優勢，並培育和創造新的發展態勢，為香港開闢新的發展局面，避免一再錯失歷史機遇。

這高速發展將會深刻改變我們的生活和世界，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及社會建設的新機遇，而其不確定性則會為我們帶來新挑戰。平心而論，香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整體發展，與內地及發達國家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面對這個新時代的來臨，我希望政府能夠迅速研判形勢，主動謀劃，提升政策研究的層次，並制訂人工智能發展的前瞻規劃，以應對新挑戰。例如人工智能對勞動人口需求帶來的變化，以及如何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提高社會治理的水平和能力，從而帶動香港競爭力的整體躍升及跨越性發展，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支持致謝議案。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這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總體來說，此份報告全面、務實，較能照顧到不同群體的需要，回應了主要行業持份者的訴求，特別在房屋、青年、安老、扶助中小企等方面有實質的措施，並且兌現了不少競選政網中的承諾。以旅遊業為例，業界一直促請政府成立旅遊局，特首回應因客觀原因未能短期內做到，但同意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由司長牽頭，協調各政策局以解決旅遊業面對的問題。據悉，財政司司長已於10月初召開了跨局的高層會議，要求各局加強溝通及協作，研究如何解決旅遊業面對的各項主要問題。根據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隨即發表了"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這是政府回歸後首次就旅遊業發表的規劃藍圖。藍圖接納了我及旅遊業界的不少意見，制訂了促進旅遊業短、中、長期的發展規劃和落實時間表。我希望政府不要紙上談兵，要深入探討，認真落實，針對主要問題，有重點地提升香港的整體接待水平。

會展業具有三高的特性：高增長潛力、高附加價值及高創新效益，既能提升城市的國際形象，又可以吸引商務旅客到訪，帶動高消費的客群。

所以，不少亞洲城市，包括新加坡、曼谷、廣州、深圳、上海，也會將會展業定為重點發展產業。

目前，香港發展會展業最大的障礙是場地不足，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將灣仔北會展中心毗鄰的3座政府大樓拆卸重建，改建為會展設施，新址與現址互相連結，成為一體的會展新翼。即使3座政府大樓用地擴建為灣仔會展新翼，增加的會展面積也只不過是23,000平方米，加上會展站上蓋15,000平方米的會議中心，共增加面積不足4萬平方米，與我剛才所說的深圳、上海增加的面積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所以我們一定要急起直追。雖然香港土地資源有限，但仍然有增加會展設施的潛力。位於機場附近的亞洲國際博覽館，已經預留了第二期土地，預計可以提供10萬平方米的會展面積。目前亞博館一期的使用率每年也有穩定的增長，全年大約有七成使用量，當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將會帶來周邊城市新的會展客源。配合大嶼山發展計劃，機場北商業區已經開始動工，將會提供20萬平方米商業樓面及一間有750間客房的酒店，預計在2021年落成，加上島內現有的配套設施及三跑道系統將於2023年投入使用，大嶼山有條件成為香港第二個會展接待中心，屆時亞博館一期將不敷應用。我希望政府能夠在擴建灣仔會展中心的同時，就亞博館二期的擴建盡快啟動可行性研究。從長遠發展的需要來看，政府應該繼續關注周邊競爭對手在發展會展業上的舉措，從而作出策略性的部署，亦不要放棄在市區內物色其他會展用地的可行性。只有形成規模，才能夠如邱騰華局長所說，把會展業發展成為香港的龍頭產業。主席，在開發特色、創意、古蹟、綠色旅遊方面，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將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國際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包括文化、古蹟、綠色及創意旅遊，豐富旅客體驗，會探討開發不同的綠色景點，並與當區攜手推動可持續的綠色旅遊發展，以及如何完善這些景點的交通配套等。推動本地特色及綠色旅遊不是新措施，但政府以往重視不夠。香港旅遊發展局去年才獲撥款500萬元推動綠色深度遊先導計劃，雖然錢不多，但仍看到一定成效。

但是，業界在推廣綠色、特色、古蹟旅遊過程中，發覺有不少問題。第一，基礎設施配套不足。

著名的景點東平洲、蒲台島等，雖然有優美的景致，村落建築有特色，甚至被評為世界地質公園，但除了交通不便，島內連水電等基礎設施都缺乏。這些基礎設施尚不能滿足村民的日常需要，更不要說具備接待遊客的條件。若勉強接待，反而對外造成負面印象，甚至對當地生態造成破壞，希望政府能下決心作出改善。第二，信息分散，存在安全隱患。

目前各綠色景點的安全、注意事項並無專門面向遊客的信息發放機制，分散在旅發局、漁農自然護理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宣傳渠道，以及遊客所寫的旅遊攻略，並沒有一套全面、專業、及時、清晰、統一的信息發放平台，各郊野公園的路線指示及介紹參差，旅客到訪難免感到彷徨，政府有需要研究一套統一的信息發放系統，以方便市民及遊客。第三，非法住宿和露營問題日趨嚴重。

有見於此，有人假借民宿名義經營無牌賓館，亦有人看到香港的露營營地管理鬆散，非法組團來港到非營地扎營。標榜民宿及熱門的露營地點已成為網民的關注目標，他們不了解香港實際情況，容易被"有心人士"誤導入住。最近已有不少有關違法情況的報道，我希望政府正視問題，加強執法。長遠而言，政府應就鄉郊發展民宿制訂一套相對寬鬆的政策，同時增加露營營地，管理上要進一步規範。主席，香港旅遊資源豐富，在發展特色、創意、古蹟、綠色旅遊大有優勢，以往政府只注重人造景點並投入巨資——去年我們就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建批出撥款109億元——希望今後政府以同樣態度支持綠色、特色旅遊的發展。但是，由於各區的條件不同，開發特色旅遊不可以同時遍地開花，政府可考慮先物色一些具一定知名度、交通相對較便利的景點作為試點，然後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牽頭制訂發展計劃及預算，其他各相關政策局予以配合。若沒有一個部門牽頭，各政策局會推卸責任，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旅遊規劃的職能，由該局牽頭會較好。

在推廣智慧旅遊方面，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將發展智慧城市及推動智慧旅遊，其中包括拓展電子支付，進行"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推動智慧旅遊，在旅遊熱點加強Wi-Fi設施、在景點及邊境管制站提供貼身的旅遊服務，向到港旅客手機發出旅遊資訊、公共交通服務等。以我看來，上述措施對推動智慧旅遊只是起步，在本地、海外消費者龐大需求下，我們要追上時代發展。以香港的資金、人才、地理環境，再加上已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政府應該有信心、有決心推動香港成為區內最先進的智慧城市，顛覆傳統習慣，在香港掀起一場科技革命。智慧城市與智慧旅遊兩者密不可分，智慧旅遊不但照顧訪港旅客，更通過整個城市的科技基建，打造市民和旅客共同受惠的現代化設施。

第一，借多功能燈柱為平台，建立智慧城市信息系統。

隨着公眾對信息要求越來越高，無可否認，現代化的智慧燈柱憑功能的進一步提升，將逐步取代傳統的旅遊信息發放渠道。我希望未來的智慧燈柱除提供剛才所說的一般信息服務，更可提供當區食、住、行、娛、遊、購旅遊六大元素方面的資訊，為市民和旅客提供及時有用的資料。

燈柱信息可與手機應用程式結合為統一平台，使到港旅客或香港市民及時取得最新信息，感受香港在智慧旅遊方面的迅速發展。第二，政府應該與企業加強協作，提升用戶體驗。特區政府若要推動智慧城市，首先要敢於打破框框，鼓勵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協作。參考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和紐約等城市的經驗，政府和企業合作將有利提高效率，促進行業創新，藉助企業的前沿人才、科技和專長，提升政府機構的創新意念、技術和服務，並能有效分擔風險，增加效益，令合作項目能有較強的持續發展空間。企業要面對競爭，須較能專注於某一特定領域不斷創新，不斷因應用戶需求開發有競爭力的產品。

此技術為全球首創，方便旅客和市民之餘，亦有助提升香港智能城市的形象。

第三，鼓勵開放政府和企業大數據，幫助青年創業。在智慧城市中，利用大數據分析用戶的需求，用以指導各行業提高生產、提升服務是大勢所趨。但是，數據收集非一般中小企可以做到，我建議由政府牽頭，根據市場發展需要，與專業團體合作開發及收集大數據資源，供中小企使用，為青年人的創業提供更多支援，令香港的第三產業更趨多元化。主席，香港以服務業為主，旅遊業與其他消費行業息息相關。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多關心旅遊業的發展，多了解中小旅行社在網上競爭及產品供應商直銷下所處的被動局面，適時作出支援。我期望在財政預算案中看到更多更實際支援旅遊業的措施。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致謝議案。

主席，行政長官今年7月上任時，自言她的施政將會顯現"管治新風格"，當時公民黨為此留下一個註腳說："聽其言、觀其行、時刻監察、嚴厲鞭策"。今年9月，我們開始發現林太的管治新風格似乎只是舊瓶新酒，公民黨便再向她提出數個忠告："民主不立、公義不彰、民心不穩、兩制沉淪"。特首上任將近半年，從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來看，雖然我們看到林太在民生政策方面的確下了一些苦功，但面對社會撕裂、政治不濟的狀態，"林鄭"新政府始終無心無力，施政所走的是"政治不通、唯以利安民"的下策。主席，在稍後的辯論中，我黨數名同事將會就行政長官施政的不同政策層面表達看法，現在我會先就施政報告有關創新科技的政策發表意見，主要集中討論開放數據。主席，今年6月，英國的開放知識基金會公布了最新的全球開放資料排名榜，評核世界各地政府開放數據的綜合表現。在最新一輪評級之中，香港名列第二十四位，而排名首位的是跟我們咫尺之遙、文化傳統和生活習慣均非常相近的台灣。這個排名榜比較了各地政府15種數據的開放程度，包括政府預算、選舉結果、公司註冊資料，以至水質、天氣預報等範疇，除了比較這些資料是否公開，也會考慮公開的格式是否電腦可讀、能否隨時下載、是否免費等。主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台灣整體而言比香港落後，但為何台灣能夠以90分名列前茅，而香港只能在這個排名榜中取得51分呢？我們要看看評分中的不同分項。

政府現時提倡環保，希望減少使用塑膠瓶，所以希望市民能夠使用飲水機。

但是，政府明明擁有相關資訊、知道相關飲水機的位置，而這些資料又不涉私隱，為何政府卻沒有開放數據，方便相關開發者使用？

同樣以飲水機為例，台灣早已將例如台北市所有公共場所的飲水機位置公開，細緻到連經緯度及場所的開放時間也一應俱全，而且資料均備有API格式。即是"電腦可讀格式"，讓民間有志者可以下載資料來編寫應用程式，這樣便無需一如"撲水"的開發者一樣，真正走遍大街小巷"撲水"。

見微知著，我希望政府能夠緊記這個簡單的例子。主席，我們一直認為處理民生問題，不單是派錢或興建超級基建，政府在一些細節為民設想，也是改善市民生活的一種方式。很可惜，政府過去一直走錯路，以為手執數據，然後由政府自行寫Apps便是創新，可以成就智慧城市。其實，政府開放數據之後，民間的有志之士自然會運用這些數據，設身處地為別人着想。政府與其用積木為市民砌成各種建築物，不如向市民提供積木，讓他們發揮創意，自行砌出適合大家的智慧城市。特首這份施政報告的確為創新創科大書一筆，我固然希望政府身體力行，說得出做得到，但是主席，我更想指出，政府要開放的不僅是數據，而是管治思維。其實，市民只需上政府的"資訊一線通"網站，看到政府公開的數據是何等稀少，便自然明白政府在開放數據方面，是何等的保守。

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以"新的開始"為前言，希望這份施政報告能夠為香港帶來新的起點，而且逐步落實建設一個更美好香港的承諾。事實上，香港近年的發展，與鄰近城市相比，確實有所滯後，因此，自由黨希望特區政府在施政方面能夠加把勁，已作出的承諾能盡快兌現。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的範圍包括香港、澳門和廣東省9個城市，是繼美國紐約都會區、美國大洛杉磯地區和日本東京都市圈後，世界上第四個大灣區。香港應把握大灣區帶來的機遇，進一步擴大輻射範圍，帶動香港經濟的發展。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將會改名為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並會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以統籌落實香港參與大灣區的規劃，表現了政府對香港參與大灣區發展規劃是高度重視的。

但是，香港除了金融服務外，最能夠受惠於"一帶一路"的策略便是透過"單一窗口"與區內國家達至無縫連接，進一步提升貨流的效率。內地正積極發展"單一窗口"，預計於2018年會推展至全國各地，但香港的"單一窗口"系統第一階段已要在明年第二季度才能推出，繼而更要至2022年，甚至2023年才能全面落實。因此，我促請政府加快落實香港"單一窗口"系統的步伐，並盡早與內地商討把內地和香港的"單一窗口"連接起來的安排，以形成一個地區性的電子物流系統，令香港成為內地走出去的中間平台；隨後再接上將於本月與簽訂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的東盟國家的"單一窗口"，形成區域性電子物流平台，帶動更多商貿交易，有助促進本港的貿易和航運物流業。近年電子商貿蓬勃發展，網購快速增長，而空郵派遞和轉運服務的需求越趨殷切，除計劃擴建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郵中心，以提升其容量及運作效率外，政府亦應提供足夠的土地以作發展之用。網購的成功，取決於時間，能否在最短的時間把貨物安全及完整地運送給客戶，為能做到適時的物流運輸服務。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通關，被定位為區域分銷中心，是區內重要的集散地和轉運樞紐，很多海外商品銷售商均希望在香港直接或與本地物流企業合作設立所謂的"海外倉"作為貨物倉儲、拆拼、加工及分發等工序，以冀有效率及準繩地把貨物安全運送給客戶。與時同時，亦因網購的貨品包羅萬有，高價值的生鮮食物和藥品亦成為網購的熱品，需要更多的土地作冷倉，以配合貨運物流中心的新興"冷鍊"服務。為回應航運物流業對土地的需求，政府正分階段逐步落實於2015年6月提出的善用葵青區港口後勤用地的建議。此外，政府亦早於2015年提及在屯門西預留10公頃物流用地，當中的3.2公頃的土地終於可望於明年第一季推出，但剩餘的6.8公頃的推出時間則遙遙無期。政府推出土地的步伐實在過於緩慢，過去7年，總共只推出6公頃的土地，上一次是4年前的2公頃土地，在土地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令土地成本不斷增加，直接影響香港物流業的競爭力。因此，我希望其他計劃中供物流發展的土地包括在屯門40區及46區的土地、洪水橋，以及元朗南的新發展區，還有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等能夠盡快推出市場，讓相應的物流業務得以發展，滿足業界運作上的需求。與此同時，我也希望政府考慮鄰近蓮塘/香園圍口岸及新界北預留更多的土地作為物流業發展之用，以配合內地的"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政策，日後貨運的通關口岸將集中在深西及蓮塘/香園圍兩個口岸。雖然政府把葵青貨櫃碼頭的進港航道的航行水深由15米挖至17米，以便特大的貨櫃輪能夠不受潮汐的影響而進出香港的貨櫃碼頭，但青馬橋的高度限制卻沒有配合越趨龐大的遠洋貨船的發展，導致部分遠洋的貨船轉移至附近的港口靠泊，不再以香港作為中轉站。事實上，由水面至青馬大橋橋底的高度為62米，扣減現時青馬大橋的53米高度限制，還有9米的空間可作適度調整。如果政府不能予以放寬，對本港航運物流業的持續發展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希望政府就放寬青馬大橋的高度限制能夠盡快作出定案。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政府透過特區駐海外和內地的經貿辦，加強香港船舶註冊的服務。

雖然上屆政府成立了香港海運港口局，但與《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地位》顧問研究報告中所建議的法定航運機構，在功能上有所差別。

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至今轉眼已踏入第五個月，她在10月11日發表其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林太自上任以來，與其團隊非常落力及投入工作，市民是看得到的；而施政報告發表之後，整體上亦得到社會正面的評價。根據昨天剛公布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情指數顯示，施政報告在10月發表之後，市民對特首的評分上升了2.4分，至62分。至於市民對政府的管治表現及整體社會狀況的評價，同樣錄得升幅。主席，這項民調結果與我落區感受到的民情民意是一致的。林太上任之後，總體社會氣氛緩和了不少，而市民普遍亦認同林太"很打得"、很勤力的作風。市民更期望林太與其團隊繼續努力，迎難而上，抓緊時間發展經濟，增加土地供應，落實各項民生政策。總體而言，政綱的承諾要履行，而施政報告的措施要盡快落實。主席，在林太當選行政長官時，我記得有記者問我對新一屆政府的看法。我說，我對林太推動公共政策的能力和解決社會矛盾的決心，都非常有信心。林太果然沒有令大家失望。沒錯，這份施政報告已有不少例子，顯示林太敢於以突破的思維，推動公共政策以處理社會矛盾。其中的例子包括：引入利得稅兩級制、將企業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降至8.25%、推出出奇地寬鬆的交通費津貼計劃等。這些與以往公共理財原則大不同的政策，最終能夠順利出台，確實體現了特區政府、特首及其團隊的施政新風及理財新概念。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認為，施政報告展現了"廣納眾議，敢於作為"的施政新風，值得肯定。施政報告吸納了社會各界一直提出的推動經濟、改善民生的不少建議，並願意為這些建議作出長遠的財政承擔，例如增加教育經常性開支和提供教育新資源、大幅增加對創新科技及研發的投入等。同時，施政報告亦顯示，特首願意以新思維來解決一些積壓多時的舊問題，例如昂貴的交通費、斷裂的置業階梯——特首希望能重建，以及正視人口老化、醫療服務不足等嚴峻問題。此外，施政報告亦很重視青年關注的議題，提出"港人首置上車盤"、青年創業共享空間、增加持續進修基金，以及增加大學宿位等實質措施，藉此回應青年人對"四業"問題的關注。此外，針對民生的不同環節，施政報告亦關心社會上一些弱勢社群，提出了不少貼心、"貼地"的建議，例如照顧罕見病患者、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為鄉郊居民解決寬頻上網問題、開放學校設施，以及為街市安裝冷氣的問題"拆牆鬆綁"。主席，除了上述政策之外，對於林太提出的政府新角色，民建聯也是有期望的。林太指出，政府應該更積極有為，擔當"促成者"及"推廣者"的角色。

雖然施政報告有不少亮點和新措施，但在施政報告發表後，我們落區時也聽到市民不少的意見及批評。對於增加土地供應以解決"上車"難、換樓難的問題上，他們期望特首及其團隊可以更積極有為、更有魄力、更有承擔，可以更"打得"、更大膽。在照顧長者方面，我們亦希望政府再走前一步，包括下調"生果金"免審查年齡至65歲，以及對長者有所承諾，包括為安老院舍提供專用地，從而可告訴長期輪候長者院舍的長者何時才可獲配宿位。

社會近年出現很多令人欷歔的現象：部分青年人居然支持暴力，有人以侮辱性言語冒犯他人，有人則"講粗口當食生菜"。這些行為實在令人痛心，亦令我們反思，究竟我們的教育制度和社會出現了甚麼問題？當然，今年是林太上任的第一年，她剛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我們不能要求林太及其團隊一下子解決社會上所有如此複雜和多元的問題，但我希望他們聽到這些關注後，能在稍後的辯論或其後的時間積極回應。主席，我再次充分肯定、並能感受到林太及其團隊解決社會問題的決心。然而，我認為除了解決社會問題外，林太最大的挑戰，是要做好"一國兩制"的守護者和開拓者。正如林太在施政報告中提到，"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年，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里程碑"，我們要讓"一國兩制"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主席，我們都很清楚，林太作為行政長官，角色其實非常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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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認為這說法點到即止。林太說，每一個熱愛香港的人都有責任全面準確地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她說得對，但由於行政長官的角色如此特別和重要，作為"一國兩制"的守護者和開拓者，她有何想法和計劃呢？我相信很多市民也想知道。所以，對於林太作為"一國兩制"的守護者和開拓者，我認為她在施政報告中的論述只是點到即止，亦沒有把她在這方面的想法和大家分享，這是施政報告其中一點美中不足之處。林太在上屆政府是負責政改的問責官員，經歷20多個月，其間催生了佔中和反佔中，甚至出現了旺角暴動。面對"假本土、真港獨"的思潮，亦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0年，坊間有很多論壇和文章總結"一國兩制"20年來的得與失，我相信行政長官不可能在這方面沒有思考和想法。不過，我相信可能由於這是林太的首份施政報告，她未必會選擇在此時與我們分享。我期望行政長官日後就這個對香港及對"一國兩制"發展至為關鍵的問題，能與市民分享她的想法。我認為，在未來日子，特區政府和林太必須致力增強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之間的互信，要努力推動中央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的互動。主席，如果你問我該如何增加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的互信，以及該如何推動中央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的互動，由於這項課題涉及範疇很大、很深及很廣，我相信並非我在這一節或此時能詳細討論。
主席，有說法指這項致謝議案會是9年來首次獲得通過的致謝議案。

這是慷香港人之慨，香港人的得益微乎其微。這個環節是討論多元經濟，但非常諷刺的是，香港經濟現正面臨全面大陸化的威脅。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價高者得，紅色資本便以"自由經濟"之名買起香港。當香港人的衣食住行都受到紅色資本操控，香港便會"被消失"。

談到零售業，最明顯的例子是麥當勞，也是中資的。香港的海港，以前是世界第一，現在別說是上海，連寧波、深圳都已經超越香港。

高鐵方面，政府更是不惜"割地兩檢"，衝擊法治，然後推說這安排能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

但恒生指數竟然照升可也。原來現在恒生指數成分股充斥國企股份。換言之，今時今日的恒生指數已不再是香港生意的信心指標。

透過經濟把香港大陸化，香港很快便會"被消失"。

浪費金錢之餘，政府亦不能做到綠色經濟的效果。

政府是否知道現在中美洲以至北美洲的加州都十分乾旱，當地人甚至要用鑽油器材從地底挖水，種植加利福尼亞新奇士橙，而香港卻把食水倒進大海。綠色經濟？政府只做表面工夫，真真正正長遠的工作，卻付諸闕如。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了其首份施政報告，以"一起同行、擁抱希望、分享快樂"為主題。這份報告涵蓋了社會各界關注的議題，而且在稅制改革、鼓勵創新科研、重建市民置業階梯及扶助青年發展等多方面均有新突破，展現出新政府的新思維。我及經民聯都支持這項致謝議案。我亦期望政府官員和社會各界可以攜手合作，落實施政報告的各項措施，促進香港的經濟及民生發展。現時，我們面對全球不同國家和城市的競爭，工商界一直促請政府改善營商環境，以及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對於施政報告提出落實利得稅兩級制，大刀闊斧地把企業首200萬元盈利的利得稅稅率由16.5%大幅調低至8.25%，我認為是務實進取的做法，亦令不少中小企喜出望外。事實上，面對美國加息預期、環球經濟不明朗、租金及工資等經營成本上升等因素，香港的營商環境仍然充滿挑戰。特區政府應該致力減輕中小企的負擔，穩住經濟及促進就業。政府上次就稅制進行全面檢討，已是1976年的事情。事隔41年，全球經濟環境已出現重大變化。

當中最明顯的是落實她在競選時的承諾，推行利得稅兩級制，把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減低一半至8.25%的建議。香港中小型企業對稅項的支出其實很敏感，很多中小企東主的負擔亦很沉重。因此，政府把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減半，對他們確實有相當裨益。同時，為鼓勵有心創業人士及本港企業提升科研技術等，施政報告內亦建議首200萬元的合資格研發開支可獲3倍扣稅，餘額的兩倍扣稅措施也值得一讚，期望政府可以盡快落實。不過，我想強調，對於中小企面對的困難，特區政府似乎仍未能完全掌握。其實，中小企在科研及相關的人力培訓資源方面相當匱乏，要物色懂得使用新科技器材的人才也不容易，因此我期望政府未來投放更多資源，以協助提升企業的創新意欲。代理主席，近年香港經濟發展走向低增長狀態，連支柱產業亦因國際經濟走勢變化而開始面臨發展瓶頸，處於須尋求轉型的階段。因此，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戰略，正好為香港提供了重要的嶄新發展機遇。我深信，只要我們掌握好發展方向，以發揮香港本身在服務專業等優勢，充分利用其國際地位，在未來當為本港工業界提供眾多業務拓展機會。民建聯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好好掌握相關發展戰略，作出應有部署，從而乘搭國家這艘新經濟巨輪，特別是大灣區的發展。粵港澳不論在地緣、人民交往和經濟融合等關係一直相當密切，三地攜手深化合作，必會互利共贏，亦可提升三地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明，除會在本月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與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外，政府未來亦會與內地和海外建立更多雙邊或多邊聯繫，包括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簽訂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以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我對此表示歡迎。民建聯亦曾向政府建議爭取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更多有利發展的協議。同時，我亦希望政府集中資源，物色5個至10個具發展潛力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在當地開設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以協助港人謀求發展機會。此外，我認為當局應組織帶領青年人到訪"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或地區，與在當地發展的港企聯絡，讓他們認識該等地區的發展潛力。為有利香港進一步拓展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以及吸引港人到大灣區尋求發展，民建聯建議政府靈活放寬現時港人在內地工作或停留超過183天便要向內地交稅的規定。例如，以先行先試方式，讓跨境工作的港人以香港稅率向內地政府繳稅。此外，目前港人必須在內地定居才能申領內地身份證，令不少符合資格而又經常到內地活動的港人相當不便。民建聯建議政府應向內地有關部門爭取，研究向在廣東省定居的港人提供幫助，安排他們申領內地身份證，以方便他們在內地接受教育、工作和生活，讓港人更易融入內地環境。香港金融管理局計劃明年推出快速支付系統，讓銀行和支付工具營運商在同一支付平台上進行實時支付和轉帳，以進一步推動市場發展，便利個人對個人的轉帳，並鼓勵商戶採用多元化的創新零售支付產品，惠及市民。我樂見政府推出快速支付系統，以推動電子支付的智慧生活模式。同時，我亦促請金管局在制訂有關准入系統的成本細節時，可以顧及中小型商戶和公司的經營成本負擔。此外，我亦期望政府可以確保相關保安工作做得完善。在推廣方面，亦要讓中老年市民也可利用有關工具。中長期而言，民建聯促請政府應與大灣區的對口政府部門合作，聯合發展金融科技，透過對人工智能和電子支付等範疇的研究和實踐，提升區內金融機構及工商業的營運效率，協助業界開拓新的發展模式。例如，打造高度互聯的電子支付系統，以建立一個可以廣泛應用的區域性平台，降低區內的交易成本。

僱主和僱員之間究竟是唇齒相依的關係，還是水火不相容呢？在某程度上，是非常受政府政策的取態所影響。目前政府傾向要求僱主透過撥備的方式，處理日後取消強積金對沖後的額外強積金開支。有關計劃對大企業而言，問題及壓力都不算大，但對僱員較少的中小企而言，基本上薪金開支已經佔其總營運成本的大部分，撥備金額太大，將會令中小企的營運資金十分緊絀，但撥備金額太小，又不足以應付有關開支。

代理主席，民建聯多年來一直致力提倡降低強積金收費及優化強積金制度，目前強積金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已下降至1.55%，但只有約一半基金的開支比率是在1.5%或以下水平，因此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間。我期望當局能進一步增加強積金可投資的產品，例如與外匯基金回報或與通脹掛鈎的基金，以及不收管理費的銀行儲蓄形式產品；積極研究規定受託人收取定額的行政費用，以及研究由政府承擔"預設投資策略"的管理費。我再談談會展業發展方面，代理主席，我很高興看到這份施政報告提出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的政策。報告提出要發展會展業、支持創新及科技產業及中小企發展等宏觀措施，讓我們看到這屆政府積極發展社會經濟的決心，對此工商界表示歡迎。我在這裏就一些工商界所關心的政策發表我的看法。首先，我想談談會展業的發展。會展業現在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重視，究其原因，是會展業是一種綜合了貿易、交通、旅遊、餐飲等多種行業的火車頭產業，所以世界各國都增加投入資源發展會展業。從2008年開始，會展業的發展趨勢逐漸向亞洲傾斜，亞洲各國都興建更多的會展展館以提升接待能力，我很讚賞今屆政府積極抓緊這次發展機遇。在施政報告中，政府確定了在灣仔現有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附近，增建具有國際水平的會展場地，以及在沙中線會展站上興建會議中心的計劃。這些政策措施將會給香港的會展業帶來更大的發展機會，為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香港會展業面臨來自周邊地區及國家的挑戰。在澳門，會展旅遊是近年發展較快的新興產業。根據官方數字，相關旅客人次由2011年的126萬，增至2015年的248萬。同樣，鄰近香港的深圳，於2016年9月動工興建新的會展中心，第一期工程包括面積達40萬平方米的室內展廳及基本配套設施，是本港總展覽面積的2.6倍。至於亞洲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政府在2014年發表了至2020年的路線圖，目標將當地發展成會展旅遊智慧城市，以及吸引行業人才。有別於香港，新加坡合資格的商務活動籌辦機構，可獲當地政府財政資助，上限為符合資助準則成本的70%。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會展業的高速發展，香港在國際會展業的排名已由2015年的第十五位，下跌4位至2016年的第十九位。可以說，這是對香港會展業的一種警示。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加快場館及配套設施的建設，不要拖延，將主動權握在自己的手裏，爭取在亞洲會展業的競爭中再佔鰲頭。同時，我也希望政府在規劃未來的會展業發展時，認真審視本港的會展資源，若能加以善用，效果不容忽視。我希望政府當局調整對亞洲國際博覽館的定位，由於亞博處於機場附近，過去因為交通不如市區方便，其經濟價值及利用率大大被低估。

當然，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我們必須平衡發展與保育之間的關係。綠色經濟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我們必須做好保育工作，讓香港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之餘，又不會破壞我們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環境。代理主席，除了會展業的發展，工商界亦很關心香港本地工業的發展。工業對經濟未來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不僅可直接創造經濟價值，更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推動力。在強調自主、創新和科技發展的今天，工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而技術創新的使用者及傳播者就是工業。現時工業回流，開始成為香港工業發展的趨勢之一，希望政府對這趨勢能予以重視。首先，從傳統的製造業來看，我們從政府製造業回流報告中了解到，近年精密金屬件及模具製造業、珠寶製造業、鐘錶製造業、食品製造業及藥品醫療器材製造業，均有回流的趨勢。這些傳統製造業以中小企為主，並對廠房及行業從業員均有十分迫切的需求。我很高興從施政報告看到，政府增加工業用地，推出優化的兩級稅制，以及成立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為不同行業培訓人才等措施，均對傳統的製造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我希望政府能切實執行，讓這些措施能真正到位，並再接再厲，推出更多優惠政策，制訂全面的中小企支援計劃，從融資、稅務、人力資源、產品開發等方面，協助回流的製造業發展。其次，我們亦注意到近期回流的產業中，除早前提到的傳統製造業外，以高科技為主的產業已成為目前的主流。這意味香港不會再走以前勞工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老路，而具有高附加值、高科技及自主創新為主的產業，將成為香港未來工業的主力軍。本屆政府亦非常重視再工業化的過程，我們從施政報告中看到，政府提出以5億元啟動科技專才培育計劃，並資助本地的企業人員接受"工業4.0"的培訓。再者，設立"知創空間"及擴建科學園等政策，均為香港再工業化創造良好的環境，工商界對此極表歡迎。希望特區政府能抓緊時間，具體落實政策。工商界也會抓緊這些機遇，在營運模式、生產線重整等方面，投入大量資源和能力，與政府一起令"香港製造"這招牌走向世界。最後，我想由再工業化的話題引申至科研與市場的關係。本屆政府在施政報告中重點着墨其創新及科技政策，決心增加各高校的研發資金，並積極吸引科研人才及機構到香港落戶。這些政策均可為香港打造一流的科研平台，從而促進再工業化的進程，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提供續航能力。但是，工商界亦擔心科研項目能否順應市場的需求？是否有一定的商用價值？因為再工業化的核心，其實就是技術轉移。這是以企業市場為導向，產學研互相結合的過程。所以，如果高校只把精力放在曲高和寡的技術領域上，無法投入市場，那麼政府鼓勵創新政策便會失去意義。因此，作為工商界的代表，我希望政府在審批科研項目時，能考慮科研成果向市場和生產領域的轉換，多鼓勵高校進行有實用價值的科研項目，使科研、市場和生產能真正結合，共同推動經濟發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充分顯示她銳意引入管治新風格，不再抱殘守缺於過往"不干預市場"的"小政府"心態，而是與時並進地為香港的長遠發展，賦予政府"服務提供者"、"監管者"、"促成者"和"推廣者"的新角色。從施政報告着眼改善民生，為市民最關心的住屋問題提出重建置業階梯和增加房屋供應量，到積極投資社會，並推動經濟的長遠發展，處處可見政府更積極有為的態度，這對香港抓緊粵港澳大灣區的新機遇而更上一層樓尤為重要。施政報告以專章闡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雖然只有短短兩段，但大灣區所帶來的機遇，卻是貫穿施政報告的重點內容，包括創新及科技、創意產業、專業服務和人才培訓。今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粵港澳三地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目前，大灣區規劃已有初稿，敲定重點措施和協調平台，並正徵求各方意見。國家高度重視大灣區的發展，香港納入規劃之中，我希望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須有充足的思想和行動準備，與大灣區內各城市攜手合作、錯位協調發展，引入創科產業，為香港奠定在大灣區內的獨有角色和定位。不過，如果香港繼續自拖後腿、不珍惜大灣區的新機遇，只會"蘇州過後無艇搭"，未來不單會被邊緣化，更可能會淪為二流城市。以過去兩星期立法會辯論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議案為例，反對派議員為反對而反對，不惜濫用《議事規則》"拉布"，情況荒謬至極。反對派更抹黑"一地兩檢"安排，延誤議案的理性討論和表決，根本是虛耗光陰、蹉跎歲月。如果他們仍然死不悔改，只會犧牲香港社會的發展機遇和廣大市民的福祉。

可是，香港是否安於上述各項得來不易的美譽，自我沉醉於這些排名榜之中，忘卻應要好好乘着國家發展的良機，而更上一層樓呢？香港今年全年經濟表現雖比今年年初的預期為佳，增長率達到3.5%以上，但傳統支柱產業一直面對其他經濟體系的競爭和挑戰，自身發展也亮起紅燈，加上國際貨幣體系變數的風險與日俱增，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對環球資金流向隨時構成衝擊性的影響，要鞏固支柱產業的根基，便需要把握"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善用固有優勢，推動更多元化經濟發展。在"一國兩制"的優勢下，香港可借助大灣區的資源，拓闊在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等多方面的優勢。例如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提供的境外人民幣結算服務，如果逐步放寬兌換額度，將有助提升人民幣存款額度。大灣區的規劃亦有助金融服務的互聯互通。施政報告提出為全港市民提供"數碼個人身份"，有關措施雖然是配合智慧城市建構基礎建設，但政府不妨考慮多走一步，應該研究與所有金融機構的專業資訊機構平台共同發展，進一步開放予境外人士，為香港鞏固在大灣區的金融中心地位鋪路。香港的貿易和物流業正面對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施政報告雖然繼續提出在不同地點物色合適土地作物流用途，但要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樞紐和人流物流交匯點的地位，除了提升本身的硬件和軟件配套之外，相信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有效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使到香港及大灣區內各城市能夠均衡發展。但是，如何做到區內的協調及突破，特區政府擔當"促成者"及"推廣者"的新角色就不能空談，必須好好利用G2G平台，發揮作用，合力把香港與大灣區內城市具規模的機場及港口，發展成為全球具規模的航運及物流中心。代理主席，香港一向予人先進國際都會的形象，但近年創科發展方面經常被嘲諷落後。施政報告提出倍增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雖然略嫌不足，但總算是個開始，政府積極進取的態度，值得讚賞。然而，投放更多資源後能否為香港挽回創科發展的落後，就要視乎政府的思維與目光，以及法規能否與時並進。如何增強公務員在創科發展的國際觸覺，從而突破法規上的羈絆，近期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值得特區政府好好反思。早前香港科技大學師生成功研發全球首部無人駕駛高爾夫球車，香港遲了起步，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科大的研究竟然無法取得運輸署批准在公路進行測試。因此，該校機械人研究院建議特區政府效法新加坡的做法，在河套發展區劃出特定區域予無人車進行測試。我希望行政長官親自領軍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能夠設法打破現有框架，為創科發展"拆牆鬆綁"，並借助國家推動大灣區的規劃，盡快起步，免被邊緣化。代理主席，目前香港有50萬人移居內地，25萬港人在內地工作，另有約15,000名香港學生在內地高等院校就讀。一個具規模的經濟區發展，必須具備多項元素，包括人才、資源、空間及通訊等。創科發展可以幫助更多青年人就業，他們的起動成本較低，市場龐大的大灣區，相信可以一圓青年人創業和就業的夢想。然而，青年人要在內地就業和創業並不容易，除了資金之外，他們不熟悉內地政府的架構及辦事文化，因而面對不少困難。早前有一項研究顯示，在內地3個主要城市就讀高等院校的港生及在職青年人指出，在內地實習求職時遇到不少困難，相信與缺少內地人脈有關。此外，內地工作單位不肯辦理就業證，亦使到他們無法留在內地工作，學以致用。特區政府應該主動提供協助，才能夠有效推動青年人在大灣區創業及就業。代理主席，去年大灣區的GDP總量約14,000億美元，與東京灣、紐約灣、三藩市灣區等世界著名的灣區經濟體系相若，但區內的人均GDP只有2萬美元，低於東京、紐約及三藩市這3個世界大灣區，其發展潛力非常大。香港的金融、物流、貿易、專業服務及創新創意產業，可以利用大灣區進一步發展，問題是港人是否願意融入大灣區的願景，還是繼續故步自封，讓內地其他城市繞過、追過，最後被邊緣化？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優勢下，應該有自信，借助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優勢，推動經濟再向前邁進。因此，我呼籲香港社會及議會同事一起把"餅"造大，參與並做好大灣區的發展，使到9加2大於11。

我建議特區政府官員應該參考國家主席在"十九大"的開幕發言，他為國家經濟把脈斷症做得很好，懂得自我批評，指出國家經濟的發展仍然不夠平衡、不充分，並且提出一些目標，以增加國家經濟的質量。當中包括加快建設製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的製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等，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加以改善。

國家也認為發展要比較均衡，不是讓一兩個產業獨大或一兩個地區獨大，而是希望全面發展，對嗎？這才是多元經濟。多元經濟應該發展新產業，要發展新產業，便要尋找新市場和新產品，我希望政府官員稍後發言時可以回應一下何謂"多元經濟"。再者，多元經濟的目標是甚麼？我認為除了提升香港整體經濟的質量之外，亦應該縮窄貧富差距，不要讓一兩個產業獨大，這樣才能達到多元經濟造福市民的效果。對於政府發展多元經濟，我有以下意見。

設立一間晶片廠，動輒要數十億元，成功的公司經過十多二十年的掙扎，不知虧蝕了多少金錢才能站穩陣腳。我們不需要做一些本身欠缺優勢的事情。此外，又有人批評香港為何不能設立中藥廠，生產更多的中藥。其實香港也有不少藥廠，但當然大家要明白，如果我們要成立一間藥品製造中心，最重要的是解決市場問題，因為即使希望把中藥打入內地市場，也要克服很多規管的困難。香港要發展新產業、新產品、開發新市場、發展新產品，但很多人說香港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其實除了土地、人才不足之外，最大的問題是市場小，因為香港人口始終只有700多萬人。香港政府由港英年代開始已經知道市場小的問題，所以向來信奉自由經濟，將香港打造成一個自由港，便是希望打入全世界的市場，我們也憑着這個優勢，創造出製造業的奇蹟。如果要延續香港經濟的增長動力——財政司司長在席上聆聽，真是太好了——我們一定要尋找新市場，而現在出現了一個很好的契機，便是很多同事已提及，我們的確要乘搭"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順風車"，特別是大灣區的發展。"一帶一路"毫無疑問可為香港帶來很多新機遇，例如上星期，上海合作組織和多個上合成員國代表在香港出席了"一帶一路先鋒論壇"，財政司司長也有出席，並且發表了精彩的演說，這是香港第一次跟中亞國家交流。其實，那些國家也十分希望港府的高層官員訪問他們，因為他們有很多價廉物美的產品和豐富的天然資源，可以在多方面跟香港互補。但是，"一帶一路"在地理上的涵蓋面當然非常大，很多基建項目的投資大、風險高、回報期長，很高興現時已經有一些公司參與。然而，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就在我們身邊，因為無論地理、歷史、文化上，香港也是大灣區的一部分，向來也透過香港人在內地投資，帶動珠三角的發展，亦從中得到很大的經濟發展動力。所以，香港應該以更大力度投入大灣區的發展。我在此重申我星期一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曾提出的一個建議，便是政府應該考慮成立一個大灣區投資基金。我在同日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探討這個問題時對他說，很多擁有大量盈餘的國家也成立主權財富基金，作較長期及風險較高的投資，亦得到相當不錯的回報。挪威的回報很不俗，而中東也是最早成立這種基金的國家。

代理主席，我在這一節主要就旅遊業政策和終身年金計劃發言。這個環節的主題是多元經濟。旅遊業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佔本港GDP的5%，從業員超過30萬人，當中很多是基層職位。

因此，本港旅遊業"吃老本"的情況真的不能繼續下去。行業重量不重質的問題，政府必須正視。我們過去經常批評，零團費或超低團費導致強制購物或不良營銷手法。過去政府或香港旅遊發展局監管不力，即使訂下指引亦好像一紙空文，根本沒有具體落實執行。零團費和超低團費等問題繼續在市場上肆虐，損害香港作為"東方之珠"旅遊城市的美譽，令旅客本來乘興而來，卻敗興而返。

我認為在新經濟模式之下，體驗式旅遊和深度旅遊是大趨勢。

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城市，市區和郊外的距離接近，在世界的城市來說非常罕見，亦構成一些很獨特的風景。

我特別提述這本小冊子，因為它非常受歡迎。

工聯會歡迎政府首次制訂"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涵蓋短、中、長期的措施，並提出發展文化、古蹟、綠色旅遊及創意旅遊。我們促請政府切實落實有關措施，跨部門的配合尤其重要。過往旅遊業的推廣工作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但事實上旅遊業相應的配套需要多個政策局配合，包括發展局，因可能涉及自然資源的保護和開發，以及運輸及房屋局，因涉及獨特景點的交通配套。以前往地質公園為例，旅發局建議的其中一種交通方法是乘坐的士，足以證明該景點缺乏公共交通工具。

上述各方面要靠政府大力推行。自由市場絕不代表放任自流，政府要有清晰的角色定位。除了政策和推廣方面要作出改善外，當局也需要支援前線的旅遊業從業員和旅行團。根據旅發局的資料，近年參加旅行團的旅客比例逐年減少，由2012年的14%下降至2016年的6%，幅度相當大。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加大力度，加強旅發局的"新旅遊產品發展及經費資助計劃"，鼓勵海外旅遊業界開發以香港為目的地的深度旅遊活動。

可惜，我們認為這些計劃給人蜻蜓點水的感覺，相對於政府在迪士尼注資50多億元，可說是不成比例。

例如最近荔枝窩民宿項目的推展，都是很好的嘗試。

要令旅客感到賓至如歸，玩得開心，除了景點的吸引外，最重要的始終是人。

前線旅遊業從業員過去數年不斷向我投訴，若干問題如"黑導遊"等一直存在，仍未解決。此外，一些過境旅行團在香港逗留兩三天後再到國內繼續行程，很多時候因為種種原因，來港的一站不聘請本地導遊，令本地導遊的工作機會減少。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到，會爭取立法會盡快通過《旅遊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原意是好的，要針對我剛才提及整個行業的很多問題加強規管；但是，我作為勞工界代表，必須強調《條例草案》必須顧及前線旅遊業從業員的福祉和保障。舉例而言，現時很多前線的導遊和領隊與旅行社沒有僱傭關係，換句話說是連工作保險也沒有。人在外，"行船跑馬三分險"，無論是帶團的境內導遊或境外領隊都要各安天命，自行購買保險，發生問題時公司未能提供協助。其實，這樣對員工非常不公平，亦令人不願意入行，因而影響行業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關注境外團的領隊問題。

《條例草案》如何回應這方面的訴求？我認為政府必須回應業界前線從業員的訴求。

年金計劃不是由私營市場推行，而是透過香港金融管理局營運。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方向。年金計劃的回報率大約為4%。我問過不少長者朋友，他們對此計劃也感興趣。早前，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發表報告，七成半受訪者認為現時的個人儲蓄、投資及退休保障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因此我們十分關注退休問題。

政府現時表示會推出年金計劃，鼓勵長者投資，那麼投放到年金的那筆金額能否不計算入資產內？例如長者有100萬元資產，當他撥出數十萬元投放到年金計劃，便能申請政府的各種長者生活津貼，這樣在未有全面的綜合退休保障前，我相信長者也能夠享有較安穩的退休生活。

至於其他項目，我會在其他辯論環節再次發言。

代理主席，世界經濟論壇在今年9月發表"全球競爭力報告"，就13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比較。報告公布後，很多傳媒報道指香港排名不錯，上升3位至今年的第六位。不過，我們仔細看看報告中的分項後發現，"創意"只是位列第二十五位，在"創意"之下的"創科能力"和"科研機構水準"的評分均只是位列第二十八位。

這也反映出，如果單單將科研開支由佔GDP的0.73%上升到5年後的1.5%，但卻缺乏具體的方向，投入的資源未必能夠對症下藥，提升香港的"創意"、"創科能力"和"科研機構水準"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民主黨期望政府能夠盡快訂立具體指標，提供產生成果的案例，令市民和業界相信政府真的有決心"拆牆鬆綁"，以創造創科環境，而不是只做"門面工夫"。事實上，"拆牆鬆綁"一般而言技術上沒有問題，反而如何打破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不過，很可惜，就重中之重的重啟政改，新政府沒有設定任何路線圖，反而表明如果環境許可，會正面處理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林鄭"政府沒有為社會撕裂和對立斷症，尋找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方法，這是民主黨不會支持這份施政報告的根本原因。我會在稍後討論有關政府管治的環節時進一步論述。面對國際競爭，無論發展創意、科技產業或傳統支柱行業，均非常需要有足夠數量的人才，透過交流、磨合、補足，才能夠產生足夠的環境，令不同意念能夠透過不同技術，最終發展成為商品，在行業內佔據領先地位。政府以往經常提及美國矽谷，今天則說深圳，過往也提及紐約、倫敦，這些地方的成功正是因為人才能夠集中。人才匯聚是決定一個城市在經濟發展之中，特別是在多元經濟、創意產業或各種新經濟領域中，能否有所成就的一個重要條件。

當然，香港後來出現經濟轉型，成為以服務產業為主導的地方，但這仍然無法避免香港產業"空洞化"的現象。近數年，很多內地人才來港升學，從事科研，但他們最終選擇回流內地發展。很多人曾說，現時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無人機生產公司的創辦人其實曾在香港科技大學就讀，但他最終要回流深圳繼續從事創業研究，才可取得成功。這份施政報告中很多點子提及香港未來的經濟走向，但對於最重要的問題，即如何匯聚人才，施政報告未能提供清晰的路徑，確保在"騰籠換鳥"、參與大灣區的經濟推展時，香港不會再次成為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地方。

過去討論創科發展時，民主黨和我一直堅持，創科發展必須與再工業化結合，也必須包括工業生產的元素。

我們應透過由上而下的產業鏈，令各種不同層次的人才均有發揮空間，從而令整體社會氣氛有所改善，使香港成為適合進行產學研合作的地方。最後我想談談，為甚麼民主黨認為多元經濟這麼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說，我認為社會有不同興趣、不同能力的人，因此社會應該多元發展，令不同的人找到出路，貢獻社會。但是，除了社會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原因。有些朋友會說，香港經濟的比較優勢是金融發展，所以我們應繼續專注這方面的工作。

事實上，我們不知何時會有金融風暴，而若遭遇金融風暴，我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復元。若將香港與新加坡比較，我們會發現香港真的過於倚賴服務行業。根據2015年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服務業佔香港GDP接近九成，當中金融及保險佔17%，進出口貿易佔22%。除服務業外，製造業只佔1.1%，從這數字明顯可見產業多元化的重要性。

如果出現經濟動盪，或內地經濟有變化，香港金融及其他服務業必然會受到影響。因此，發展多元經濟，特別是工業化，重新考慮工業生產元素，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行政長官於10月11日發表的施政報告。過去一個月，無論是坊間，還是我代表的業界，普遍對特首這份施政報告給予很高評價，同時亦對施政報告的一些創新思維抱有很大期望。施政報告發表後，不少機構進行了多項民意調查，其中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曾進行電話訪問，調查結果顯示，特區政府及特首的民望均很高，特首的整體表現獲57.2分，四成三人滿意她這份施政報告。此外，三成半受訪者滿意政府表現，滿意度亦較上屆政府同期多20個百分點。對政府信任度方面，有36.3%表示信任，信任度比一年前高。此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同樣於施政報告公布後，以電話訪問市民，以了解特首及政府的民望。結果顯示，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淨值由10月初只有1%急升至16%，創2008年以來新高。受訪者對民生及對經濟狀況滿意率淨值亦分別上升9%及7%，對特區政府信任淨值也上升7%，受訪者對特首"林鄭"的評分更升至62分，是自9月中以來連續第三次上升。代理主席，林太這份施政報告回歸傳統，即選擇在立法會年度會期的第一次會議上發表，既是尊重議會的表現，亦說明特首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同時，施政報告主要提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集思廣益、務實進取，逐步實現她的競選承諾，展現管治新思維，這將有助市民從過去數年的政治陰霾中走出來，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更重要的是，今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亦有接納和回應工商界，包括我及我所代表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提出的一系列建議，政府這種重視業界訴求、開放務實的作風，實在值得讚許。"拆牆鬆綁"可以說是施政創新的一個重要前提。過往工商業界一直呼籲政府要對創新科技發展"拆牆鬆綁"，以及扶助中小企，很高興這次得到積極回應，例如實施利得稅兩級制，讓包括初創企業在內的中小企享用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低至8.25%，以及把本地研發總開支佔GDP的比率由0.73%增至1.5%。實施利得稅兩級制除了惠及本地中小企外，亦將有利於吸引境外創投企業來港落戶，再加上香港是亞洲最大的融資市場，正正迎合了初創企業的需求，最終將會為香港經濟帶來新動力。當然，業界亦希望政府繼續構建支援香港工業發展的長效機制，為推動"再工業化"創造更有利的政策環境。記得在今年6月，我曾就"一帶一路"辦公室的架構和職能，在本會提出過一項口頭質詢。今次施政報告就這方面作出進一步回應，提出為確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可以更有效和持續地推展"一帶一路"建設的工作，政府會提供額外資源，加強"一帶一路"辦公室的人手。當然，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同時我也認為"一帶一路"辦公室應統籌跨部門提供稅務支援，以協助港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境外生產。境外生產涉及一個耳熟能詳的議題，即根據《稅務條例》第39E條及第16EC條，對購買機器設備及知識產權所產生的費用不予以稅務抵扣，增加很多廠家的經營成本。雖然商界及稅務業界認為上述情況並非相關法例訂立時的原意，但這些稅務上的不利結果嚴重影響到香港企業的競爭力。早前，政府宣布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以統籌相關事宜，而將成立的稅務政策組亦會探討與創新及科技相關的費用。儘管政府提出各樣正面措施，但我剛才提及《稅務條例》的那兩項條文所產生的不利情況，會限制本地企業擴充業務的可能性，例如在"一帶一路"藍圖下於香港周邊地區建立生產設施。眾所周知，"一帶一路"是國家銳意發展的一項國策，香港企業獲鼓勵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及開設業務。雖然商界普遍歡迎"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以深化於香港周邊地區的發展，但香港企業或因稅務上不能就購買機器設備獲得費用抵扣，而對於在香港以外國家開設廠房及投入相關機器設備有所保留。因此，根據稅務對稱原則，香港企業作為購買機器設備及知識產權一方，理應可以就相關費用獲得稅務抵扣。假設香港企業及外地加工方均在符合轉讓定價原則下就他們之間進行的交易定價，香港企業賺取的利潤應已體現其提供機器設備及知識產權予外地加工方的因素。代理主席，最近工廈政策引起社會各方面的極大關注。對此，特首提出要增加房屋供應、完善置業階梯，並具體建議"研究讓整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這項政策既回應了工商業界的訴求，亦有助於紓緩香港市民住屋緊張的情況，可謂一舉兩得。同時，施政報告亦提到政府正檢討土地契約下"工業"及"倉庫"用途的定義和涵蓋面。我認為政府從善如流，有助解決工廈違契情況這個"老大難"的問題。本港一直引以為傲的營商環境早前再次亮起警號。有同事剛已提及，世界銀行在11月1日發表的《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總體獲得83.44分，已被南韓超越，排名較去年下跌一級，至全球第五位。雖然本港的營商環境仍然處於較高位置，但我們不能否認，在過去數年，這方面的排名每況愈下。從2011年至2013年本港均位居第二，與榜首的新加坡可謂"叮噹馬頭"，但在2014年至2016年間則開始下滑至第三位，在隨後的2017年更進一步下滑至排名第四，現在更只能排在全球第五位，明顯已經"墮後"。特區政府實在不能不引以為戒，致力於改善本港的營商環境。事實上，排名下跌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香港開設辦事處的費用十分高昂，令我們在某些評分上下跌，以致排名下滑至第五位。其實，我今天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政府在過往多年也推出寬免商業登記費的措施，我不知道政府為何會在過去一年卻取消了這項寬減措施。我期望在即將發表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可以考慮再次寬免商業登記費，此舉可能會令我們在明年的營商環境報告的排名上升少許。古語有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特首林太以一個"創新"的姿態開局，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夠真正與香港市民一起同行，擁抱更美好的明天。

代理主席，這份施政報告全面審視各項重要的政策範疇，並且積極跟進各項問題，新一屆政府就任只有數個月，就做了這麼多工作，反映政府有魄力、有心全面搞好香港。我衷心希望這些有利香港的政策，最終能夠一一落實。首先，我想談談經濟的問題。過去多年，我一直主張發展總部經濟，除了可以吸引外國企業來港，搞活香港經濟，更可以為青年人創造大量優質的工作機會。可惜，近年駐港外國公司或地區總部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下跌的跡象，我多次追問政府，並且在施政報告諮詢會上向特首提出，要設法挽回外資的信心。終於，施政報告帶來喜訊，今年駐港外資公司的數目，已經止跌回升，駐港的外國公司回升到8,200間，當中駐港的地區總部達1,413間，比去年升幅達2.5%，亦都是近年新高。我相信是特首及財金官員，包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其團隊，做了大量工作，才有這個成績。我希望他們繼續努力，為香港做出好成績。我認為，政府必須努力創造有利的發展環境，放棄被動式的招商手法，效法一些國家，例如新加坡，主動出擊的做法，去爭取世界各地的公司來港投資。此外，施政報告提到，正積極推動本港商界投入"一帶一路"的發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近日接受訪問時表示，將會建立一個統籌"一帶一路"的工作團隊，為香港商界推廣"一帶一路"商機，讓商界掌握"走出去"的機遇。其實，由政府帶領推動經貿發展，在外國早已司空見慣，特區政府亦漸漸改變過去被動的做法。我希望這個統籌隊伍，日後不單做推廣的工作，更加要多走數步，直接為商界開拓商機，帶領商界打入當地市場。事實上，如果能夠好好掌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香港經濟便有新的發展引擎，亦為青年人創造大量優質職位，所以香港應該學會主動出擊，把握我們的機遇。保險問題方面，施政報告着墨不多，我希望可以談及保險界關注的問題。保險業是本港其中一項重要產業，過去數年有不錯的發展，但要令業界持續發展，我們必須在重大政策上做得對，一定要與內地接軌，並且爭取成為國際保險公司進入內地的橋頭堡。目前，內地有龐大的保險市場，本港保險公司長遠都要走入內地發展，但現時境外保險公司包括港資公司在內，如要在國內發展，須與內地公司合營，且持股量不能多於50%，令港資保險公司卻步。我相信，政府應盡快與內地相關部門爭取，容許本港註冊的保險、再保險公司，或在港設全球總部或地區總部的外資保險公司，可以在內地獨資經營，或在合營公司佔多數股權。此外，本港註冊的保險公司在國內仍未享有國民待遇，而被視為境外公司，所以業界希望政府能夠為香港爭取，令香港保險公司同樣享有國民待遇。即使未能得到全面的國民待遇，能夠享受比境外公司優厚的待遇，已經有很大幫助。這些建議除了可以為本港保險業開拓內地廣闊的市場，更可以吸引國際保險公司來港設立地區總部，令香港有機會進一步發展成為保險及再保險中心，為青年人創造更多優質的保險職位，正是一舉數得。此外，保險界希望，政府能夠推動中港合規要求互認。本港與內地的保險市場各有一套不同的合規要求，假如一間保險公司在中港兩地同時經營，就必須按照兩套不同的合規要求去做，自然會增加營運成本，特別是本港保險業監管局運作後，本港保險公司將面對更多合規要求。而且，國內保費總額遠比香港為大，外資公司要在大中華落戶或需要架構重組時，自然首選內地，香港難免會成為次選，長遠而言，對香港保險業的發展相當不利。所以，業界希望政府推動兩地合規要求的互認機制，從而減省龐大的合規開支，利便公司同時在兩地經營，亦增加外資保險公司來港設立地區總部的吸引力。金融科技是國際大趨勢，保險業亦積極參與。施政報告中指出，保監局剛於9月推出監管沙盒，保險公司可以在科技項目推出市場前，接受沙盒的試行，從而得到實際的市場數據及資訊，幫助加快推出產品及服務，業界歡迎這項發展。不過，我必須重申，當更多科技化的產品及服務推出市場，行業對人手的需求自然下降，難免出現職位流失的問題，希望政府正視這個問題，例如提供再培訓的機會，以免令受影響的員工成為科技發展的犧牲品。施政報告提出，政府計劃在2018年落實自願醫保計劃，而且會為購買的市民，提供稅務扣減。保險界希望醫保計劃可以早日落實，同時希望政府提供優厚的扣稅方案，以便鼓勵更多市民參與。另外，政府亦可以繼續善用保險模式，解決社會老齡化問題，自願醫保計劃已經成為一個良好的先例，證明可以利用保險的模式來協助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人口老化帶來的社會問題，這模式在外國亦早已採用。事實上，政府可用扣稅優惠的模式，鼓勵市民購買與社會民生有關的保險，例如年金、醫療及教育保險等，以鼓勵市民為自己的將來做好準備，從而減少對公共資源的依賴。最後，我想總結一下對施政報告的看法。我一直認為，一個社會應該以家庭為核心，如果大部分家庭生活得開心愉快，社會整體就會開心愉快，所以政府施政應該以家庭為核心。這份施政報告有很多建議，都是圍繞家庭為出發點，包括改善產假福利、優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為不常見疾病提供更多援助、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推出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等。我認為，這些計劃可以紓緩不同家庭成員的生活壓力，針對社會現有的弊病。如果家庭中各個成員面對的壓力都可以減輕，家庭整體壓力便會減輕，社會怨氣自然會減輕，所以政府的方向絕對正確，亦反映政府有心搞好香港。我唯一感到失望的，就是新一屆政府沒有將"工作與生活平衡"列入施政方針中。香港生活壓力大，青年人缺乏上游機會，社會累積不少怨氣，面對這種情況，政府可以效法歐美國家的做法，推行"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協助市民在工作之外，能夠享受生活及珍惜家庭，以提升生活的滿意度，具體措施可以由政府帶領推動，包括：彈性上班、特別事假、在家工作、培養生活興趣等。可惜，政府並無採用，我相信我們除了要努力發展經濟，"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同樣重要，雙線進行，才可化解社會的怨氣。
主席，我首先應該恭喜"林鄭"，因為聽說這份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將會獲得通過。

政府很聰明，大家都知道，每次我們討論經濟問題，政府馬上會問"錢從何來？多年來，政府最離譜或最可耻是一直依賴地產賺取收入。

這樣政府搞多元經濟有何難，只須炒高樓價，再加上印花稅和補地價，可以說一定不會輸，輸的是所有香港人和年輕人。

政府剛說要將整幢工廈轉型為過渡性房屋，樓價便再度攀升，連工廈的售價也在飆升。

"林鄭"很聰明，懂得像"689"般在公布財政預算案之前提出改革稅制，將企業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減半。

政府這樣對得起全港市民嗎？

這樣殺人也算"無微不至"。

有甚麼值得高興？有甚麼值得我們致謝？

大家可以放心，整體經濟最重要是確保有資金進行大買賣，例如過去數年便有多項數千億元的"大白象"基建工程，政府當然要確保落標者得益，很多"中"字輩的公司都在伺機入標。

主席，我將會就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發言。

主席，我很辛苦找了很久，發現只在第80段提到"消費"二字，內容提到要推動"數碼個人身份"，"促進直接面向市民和消費者的新經濟服務模式"。

大家也知道，隨着科技進展，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例應該與時並進。然而，近年發生最多的爭議，就是網上消費或預繳式消費。在過去數年，單是民主黨便已經收到很多求助個案，涉及大型消費陷阱或投訴。我個人辦事處上年收到涉及人數較多的一宗投訴——局長可能也知道——就是一間網購公司結業，有百多位市民向我們求助，涉及400多萬元的貨物。把時間再推前一些，當一間健身公司倒閉時，我們當時也聯繫了三四百名苦主，協助追究。

根據信用卡的退款保障機制，他們由於以預繳方式付款後無法得到服務或貨品，因而透過制度獲得少許保障。所以，整個消費鏈或這方面的保障其實並不足。民主黨一直倡議成立"網購及預繳式消費補償基金"，其實是很簡單的概念。

雖然現時政府不斷鼓勵新經濟模式和網上消費，但很多持份者或社會人士說香港在這方面很落後，只有八達通，對此我未必贊同。一個地方大量使用電子消費，是否就表示該地方的經濟交易成熟？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平衡的消費模式。網上消費明顯是一種新形態，政府應該鼓勵及加強監管，研究如何防止盜用。可是，不幸地，相關措施顯示香港落後於形勢，與現實脫節，與消費模式脫節。

這是因為在消費者與服務方或提供貨物方——即是賣方——中間多了一位放債人，交易實際上是由放債人代為付款，所以消費者其實是欠了放債人的錢，放債人只是不收取利息，而放債人與服務提供者或賣方之間亦有合約或利潤分成，這很明顯也是一個漏洞。

這其實也並非甚麼新構思，消費者委員會後來也是"英雄所見略同"，提出相同建議。

我翻查舊紀錄，知悉當時發生兩個嚴重問題，涉及"時光共享"度假產品，及以非應邀方式訂立的消費交易。

我不知道這惡性循環要一直萬劫回歸、輪迴多少次，局方才會明白問題癥結是不設立合約冷靜期。因此，我希望局方不要再拖延，以"研究"二字拖延一些實質的民生議案或民生法例的改善。

當時香港具備軟件技術和人才、資本龐大，但我們卻沒有看準機會。我記得董先生曾經說過，希望香港能發展成為"矽港"，當時大家都拍爛手掌，但可惜亦有人反對。我記得台積電集團曾經計劃在香港生產晶片，但香港一句沒有土地，將他們趕到上海。現在上海的晶片製造業已在世界排名第四。此外，我還記當局曾經提出一個中藥港計劃。

試想想，假如我們當年能夠抓緊這3個機會，今天香港已是亞洲互聯網中心、晶片製造中心、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以及全球最大的中藥輸出港。

我記得阿里巴巴曾希望在香港上市，可惜因為一些條件和制度不合，最終不能在港上市。結果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這種種失去的機會，的確令人傷心。香港錯過的、香港不要的、深圳全盤接收。所以，今天深圳發展得這麼好，他們要感謝的，不單是內地的政策，我相信所有深圳官員內心都會感謝香港沒有發展這些產業，他們全部接收了。

我覺得政府應該看清楚大灣區最主要的機會是甚麼？

香港其實有很多銷售員，主席，我以前也是一名銷售員，走遍大江南北全世界，最擅長把香港貨品賣出去。當時香港是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出口港。

千萬不要當它作地產項目，一定不可以。我們一定要設法分一杯羹、霸一幅地，真真正正把該處發展為較加州矽谷更大的港深矽谷，這才是實業，才是香港唯一的前途。大灣區所生產的東西，是我們出口的前途，在此我一定要說清楚。此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說了很多年，我今天很高興見到有幾位局長在席。

這些企業現時十分滿意，因為內地生意很好。

主席，我會就經濟發展事務，發表我的看法。主席，我一直以來非常關注本港高增值航運服務業的發展，很高興政府近年加大力度發展這個行業。回歸20年以來，香港的船舶註冊業務增長迅速，按噸位計算，香港的船舶註冊在全球排名第四，全世界約有10%的船隻在香港註冊。但是，香港在發展高增值航運業上，單靠註冊一項並不足夠，我們亦應重視船舶的融資和海事保險等業務。

金發局的報告建議，政府應考慮向在香港提供海上保險服務的公司/機構等提供稅務優惠。報告也指出，新加坡向承保船隻保險和海上強制責任保險公司提供10%的優惠稅率，這些優惠措施是吸引國際海上保險機構在新加坡開展業務的成功因素之一。因此，香港亦應考慮引入此類稅務優惠措施，以吸引海上保險的組織/公司在香港開展業務。主席，令人擔憂的是，從統計數字可見，香港的海事保險業務近年有持續縮減的跡象，本港獲授權承保船舶保險的公司數目由2000年的127間，下跌至近年的80多間。

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利用特區駐海外和內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為外地船東提供適時的服務，以便他們在香港註冊的船隻可盡快啟航。事實上，本年6月，我在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上亦提出相關議案，並獲得通過，政府能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回應這訴求，我表示非常歡迎。

同時，我也促請政府加快探討邀請更多與海運相關的國際組織在香港開設辦事處的可行性，以促進香港高增值航運業的發展。

民建聯為了促進政府更積極推動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在今年夏天，亦撰寫了一份推動旅遊業建議書，希望政府將來落實旅遊業發展藍圖時，可以考慮有關建議。

我們也希望政府增加電子簽證服務，進一步方便旅客。同時，我希望政府可考慮在一程多站的安排上多下工夫。

主席，關於啟德郵輪碼頭，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制訂更多措施，繼續提高碼頭的使用率。

關於區域合作方面，新一屆政府在特首林鄭月娥的領導下，進一步加強與一些區域的合作，以提升本港的競爭力，我對此表示認同及支持。

主席，既然政府準備在東盟區域成立第三個經濟貿易辦事處，即在現有的新加坡及印尼經貿辦之外，設立泰國經貿辦，我希望政府可以就這3個經貿辦日後的分工多作思考，特別是泰國經貿辦，就此我希望提供一些意見。除東盟以外，有關國家及地區亦成立了大湄公河次區域，所涵蓋的地方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撾、緬甸、泰國、中國的雲南及廣西等地區，預計大湄公河次區域將成為另一個經濟增長的重點。

根據有關數據，泰國的人均GDP已經由1992年的1,997美元跳升至2015年的5,815美元。在這情況下，泰國正積極爭取成為大湄公河次區域的樞紐，同時亦展現其強勁的經濟增長能力。當香港成立泰國經貿辦後，希望能更集中處理大湄公河次區域的事務，特別是透過泰國經貿辦，進一步加強香港與泰國的經貿關係。

關於合約冷靜期的安排，民建聯過去一直希望能夠拓闊有關範圍，要求政府盡快提供跟進時間表。我們希望能透過這種方式，進一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關於《商品說明條例》的執法，我有以下建議。

四年來，香港海關共提出了超過300宗檢控個案，約28宗被定罪，可以說當局執法及檢控方面的成效相當不俗。

主席，我在此想指出，隨着越來越多人對《條例》有所認識，對《條例》的引用亦越來越廣泛，當局應適時檢討海關的人手編制。

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認為，特首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掌握，切中核心。

我想談談改善營商環境及提升競爭力的措施。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十分關注一般中小企面對的困難，故此大膽打破以往的慣例，實行利得稅兩級制。企業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稅率，由原先建議的10%進一步降至8.25%，為只有微利的中小企在艱難的經營環境中紓困，對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很有幫助。另外，特首大幅提高企業在創新科技開支方面的稅務減免，首200萬元的合資格研發開支可獲300%扣稅，餘額則獲200%扣稅。她又為大學研究資金預留不少於100億元，銳意推動創新，為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引入新動力。這個方向十分正確，值得我們支持。我尤其欣賞特首在施政報告開宗明義，表示政府會扮演新角色，在過往"服務提供者"及"監管者"的角色以外，同時擔當"促成者"及"推廣者"的角色。即是說，政府會走得更前，在推動經濟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我與業界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其領導的金融領導委員會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們能在金融領域擔當"推廣者"的角色，將香港經濟帶進創新科技的大時代。

該協議更明言容許本地券商有更多北上發展的機會。該協議提及的不少措施，都可以在大灣區以先行先試的方式推行，把香港的優勢及發展潛力釋放出來，讓我們趕上祖國的經濟快車，共富共榮。隨着內地與香港前年開始實行股票互聯互通，兩地的金融合作越趨頻繁。今年7月，香港又迎來債券"北向通"，令我們對兩地未來的金融產品互聯互通充滿期盼。我期望特區政府加緊跟中央政府商討，盡快放寬更多金融產品互聯互通，包括債券"南向通"、交易所買賣基金互聯互通，甚至"新股通"。如果這些措施未能全國推行，也適宜在大灣區內以先行先試的方式進行。隨着市場不斷發展，"新股通"能否早日在香港推行，是我們業界最關心的問題，因為一旦事成，外國企業及"一帶一路"的基建企業便可利用本港金融市場的各種優勢進行集資，另再配合內地龐大的資金池，這項舉措將對香港金融市場的地位發揮積極作用，令香港可以成為難以挑戰的國際金融中心。既然中央最近在CEPA的框架下，與香港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同意香港券商可以在內地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我期望這次真能做到向香港券商實質開放業務，准許我們在大灣區設立辦事處，在現有互聯互通的安全機制下，專營港股通業務，以及協助內地企業融資，提供在香港上市等金融服務。本港券商如能在大灣區設立辦事處，將有助他們增加對內地市場的認識。假以時日，他們便可向外推介A股。換言之，讓本港券商北上服務，既可為本港券商謀求新出路，亦可協助大灣區的居民和企業向外發展，更可促進A股市場的發展，正是雙向雙贏，值得特區政府大力向中央政府推薦。主席，《經濟技術合作協議》亦提到會推動H股全流通。這一點對金融市場發展十分重要，因為現時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所持有的法人股和國有股均會全數以H股交易，港股的流通量將會大大增加。

在當今瞬息萬變和競爭激烈的世界大潮流下，香港應好好利用金融這項唯一優勢。同時，我亦贊成大灣區各成員加強在綠色金融方面的發展。一方面，此舉可以配合國家近來日益注重環保和改善人民生活質素的政策；另一方面，大灣區的粵港澳居民生活在同一天空下，兩地加強在環保和綠色金融方面的合作，也是應有之義。

此外，保險業的情況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有其相似之處。隨着大灣區各成員的民眾交往日趨頻繁，加上區內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必然渴望有更多多元化的投資及保險產品。故此，我希望在不久將來，本港的保險業能與金融業一樣，適度在大灣區發展。最後，我必須指出，香港的整體經濟確有必要進一步朝向新經濟發展，多加利用創新科技，拓闊發展空間。以網上認證技術為例，香港其實大有可為，因為本港各行各業一貫的高水準表現深得海外認同，如有政府大力扶持，各行各業均可利用無邊際的網上平台以各種核實或認證技術提供服務，亦可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故此，我期望特區政府能夠大力協助業界發展網上開戶認證技術，以及協助業界建立共用的KYC平台。我希望本屆政府能以無比的決心，協助金融界進軍大灣區市場，開創未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

在經濟發展方面，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明，在鞏固和提升傳統經濟產業和服務的同時，亦會推動創新經濟。我支持政府透過多門道、多渠道及多管道與相關業界集思廣益，攜手延續香港的經濟成就，把握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所帶來的龐大機遇。在今年年初討論上屆政府的施政報告時，我已就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的國家政策發言。我今天想與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法律服務如何進一步配合周邊經濟的發展，以及配合國家以法治國的基調，落實送法上門，為本港謀求另一條出路。

然而，在爭取為跨境企業提供優質法治營商環境的同時，我們不應忘記做好基建方面。

大家不要忘記，任何行業均以法律為基礎。如法律基礎打得不好，將會後患無窮。

同樣地，在法律基建方面，我們需要有前瞻性，要送法上門。既然現時的焦點集中在大灣區，我們旁邊有深圳前海，如我們不在法律支援服務方面先拔頭籌，為國家服務，很容易便會被邊緣化。實際上，香港的優勢是法治理念。

跨境法律服務所涉及的，不外乎是仲裁和調解。

由此可見，內地已經後發先至，仲裁工作亦相當到位，已建立相當強的可信性和國際認受性。

有專家預言，深圳的生產總值將於明年首季首次超越香港的GDP。

林鄭月娥女士仍未擔任特首時，曾說自己會告老歸田，不再擔任司長；但後來心有不甘，認為以香港的整體優秀條件，不應敗給新加坡。

議會今天的辯論氣氛良好，議員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真正為香港普羅大眾服務，這便是最理想的情況。今天沒有議員不斷點算法定人數，議會回復較為正常的模樣，表現出的風度和風格值得褒獎。我特別感謝陳志全議員，他剛才要求點算法定人數，讓更多議員返回會議廳聽我發言，其出發點也是善意的。

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3個月，強調要聚焦發展，促進和諧，專注搞好經濟和民生。

整體而言，施政報告回應到普羅"打工仔"和中小企主要的訴求。對"打工仔"來說，今年的施政報告積極回應了市民最關注的"有瓦遮頭"，建議"綠置居"、"白居二"等公營房屋計劃恆常化，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由過渡性質房屋、公屋、"綠置居"、居屋、"首置盤"到私樓，關顧到社會各階層的住屋需要。在中小型企業的稅務優惠方面，施政報告可說是"大刀闊斧"，引入兩級利得稅，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由16.5%大幅減至8.25%，200萬元以上利潤的稅率則維持在目前的16.5%，有助減輕中小企的負擔和經營成本。接下來，我會先談談經濟發展。主席，香港大約有33萬家中小企，佔全港商業單位總數超過98%，創造接近130萬就業機會，接近46%就業人口。中小企的靈活、機動，往往是社會創新的原動力，以及青年人發揮創意及創業的平台。現時，中小企都在談論"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希望可以在國家政策下分一杯羹。今年7月1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同香港特區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在香港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究竟政府的政策、資源投入以至法規，能否幫助香港人抓緊大灣區的機遇？我想藉此機會談談有關創新及科技的政策。

事實上，不止我一位議員表達了以上的訴求，莫乃光議員在上一個年度亦提出了"革新過時法例，促進創新科技發展"的議案。

正如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所說，Uber手機約車違法，而Uber叫外賣則不屬犯法，法規上解得通，但對用家來說卻摸不着頭腦。法例檢討對香港非常重要，因為這關係到中小企未來的生存和創意空間。主席，現今世界正經歷大數據、物聯網的大時代。時值國家倡議"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等策略，企業對科研專才可謂求才若渴，究竟香港的創科產業在未來5至10年會否有足夠的從業員，實現特首所提出"貫通創科產業的上、中、下游，打造大灣區的國際創科中心"的願景？目前，我看到政府有投入資源的決心，例如提出5億元的"科技專才培育計劃"，但似乎未見政府制訂一套方向性的創科人力資源策略。香港未來需要多少名數據管理員、系統分析員、設計師、程式員等？若不足夠，哪方面的專才不夠？我們應以甚麼方法引入科研專才？培育專才的資源應如何投放？我希望楊局長可以解答我的疑問。創新科技不單是一項產業，同時也影響着人們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文化。我建議政府應增加青年人前往大灣區11個城市交流及實習的機會，讓他們接觸不同地區的創科發展措施及區域文化，從而認識國家在各方面的最新發展，擴闊視野。接下來，我想談談旅遊業。主席，我們不應單從產業的角度來看旅遊業，旅遊與環境、交通、宜居城市的政策範疇息息相關。施政報告提出培育及拓展具本港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包括文化、古蹟、綠色旅遊等，配合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令旅遊體驗多元化。坦白說，對新界鄉村而言，這實際上是藉着經濟活動帶動基礎建設的機會。新界不少偏遠鄉村均擁有獨特的地理環境、文化及歷史，十分適合發展特色旅遊。新界鄉議局在今年10月至12月期間，舉辦共5次本地導賞團，包括"東北印塘遊"、"塱原松柏塱深度遊"、"東澳古道行"、"西貢萬宜遊"及"大棠紅葉文物遊"，讓更多人認識鄉郊旅遊資源、鄉村文化及生態等。10月的"東北印塘遊"便去了荔枝窩和吉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陳百里副局長也有參加。其實，新界很多地方都有潛力發展特色旅遊，政府應多花資源改善當地設施，並多加向外國旅客推廣。以沙頭角吉澳為例，目前已有一個遊客中心，島上的天后廟、秘製墨魚丸均值得向旅客推介。如果政府可以投放資源改善吉澳的碼頭、道路和旅遊設施，不但可接待更多旅客，亦能優化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振興地區經濟。旅客多一個選擇，村民亦多一條出路。說到偏遠鄉村，政府終於開始正視新界和離島鄉村設施不足的問題。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透過資助形式，鼓勵電訊商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鄉村，預計380條鄉村、近17萬名居民將會受惠，作為發展智慧城市的其中一環。

其實我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感到欣慰，因為這始終是利民措施，但我亦不得不感嘆在香港這個發達城市，偏遠鄉村仍然缺水、缺路、缺排污系統。主席，我想舉兩個例子：西貢赤徑村屬於西貢東郊野公園的範圍，沒有車路直達，村民出入往往要靠街渡；而被列為世界地質公園的東平洲，至今仍缺乏自來水和電，非常落後。相較於寬頻上網，基礎建設對村民來說有更為迫切的需求。其實不止我一位議員關注偏遠鄉村基礎設施的問題，我知道麥美娟議員也非常關心這個問題。為何施政報告對增加偏遠鄉村的水、電、道路及排污設施隻字不提？政府是否想"行人止步"，除了繼續為偏遠鄉村改善公共碼頭外，便不願意承諾增加資源改善鄉郊基建？

至於以多層樓宇容納棕地作業的方案，當局應因應實際情況作出計算，預留發展空間，讓具有經濟價值的作業得以長遠發展。最後，我想談談教育和青年政策。常言道，青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我們必須好好栽培下一代，為香港的未來打好扎實的根基。特首上任以來，已推出涉及36億元的教育措施，足見政府對未來的投放頗為重視。我很高興政府終於撥亂反正，將初中中國歷史科定為獨立成科的必修科。還記得在上個會期，我參與辯論的首項議員議案，就是"規定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的議案。有人會質疑這項舉措是否搞愛國教育，但我認為認清自己國家的歷史，是作為國民的基本義務。主席，正如我在該項議員議案辯論中提到，過去有部分學校把中國歷史科與其他科目合併教學，導致教學時數不足，教學只能走馬看花，難以引起學生的興趣，進而令修讀高中中國歷史科的人數屢創新低，加上社會對文科越來越不重視，中國歷史科便如跌入一個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雖然越明瞭國家的歷史，便越理解香港與國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但這個舉動其實只是彌補過去的不足與錯失，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演變，了解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主席，除了中國歷史科，職業專才教育同樣一直不被重視。今年9月，智經研究中心發表研究報告，發現近七成受訪學生及家長未聽過職業專才教育，另有不少受訪者認同職業教育實用，不過只會視之為次等選擇。主席，這正正顯示大家都明白"行行出狀元"的道理，但並非真心同意這句話。施政報告承諾會落實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在2015年的建議，把以往的職業教育提升及推廣成職業專才教育，塑造專業的形象，改變社會過去的偏見。我很希望政府能夠持之以恆，並且更緊密結合人力資源推算，推出更切合未來的課程，為年輕人擴闊出路，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扭轉。在青年政策方面，我認為有較大突破。特首提出"三業三政"，關注青年的學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就政府聘用青年加入"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推出"委員自薦試行計劃"及提升青年委員比例的建議，我認為是好的開始，可直接引入年青一代的聲音，讓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能夠更快速、更到位地了解年輕人的需要和訴求。政府初步將青年委員的整體目標比例定為15%，這是一個合適的比例，但長遠而言，我期望政府繼續吸納更多年輕人進入不同的諮詢架構，令有關比例進一步提升，協助政府在制訂及推行政策的同時，亦可培育政治人才。主席，在上年度會期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我曾提及學生自殺個案一宗也嫌多。可是，自那天起，已再有8名學生輕生。

早前，有團體就事件由立法會大樓赤腳遊行至行政長官辦公室，他們提出的訴求並非沒有理據，例如小學社工常規化便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訴求。現時的政策是以招標方式聘用輔導人員或社工，而且規定最多每3年要招標1次，學生、家長與社工之間難以建立一個比較長遠和良好的關係。雖然我並非這方面的專家，但我作為家長，亦感到在現行制度下，輔導只能流於表面。現今小學生所面對的問題較往昔為多，仍然維持"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是否真的有效？我希望政府好好思考一下，並從速就學生自殺個案展開深入研究，增加支援，避免再有悲劇發生。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的致謝議案。

對於經濟發展，上屆政府的口號是要做"超級聯繫人"，本屆政府的口號則是要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若我們要打進另一市場，沒有政府的幫助是做不到的。作為國家未來的兩大發展項目，"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需要來自政府的多方面支援。

我想指出，當初推出"限奶令"的目的是保障本地母親和小孩有足夠的奶粉供應。

我認為不是每個行業都適合設立冷靜期，如果香港實施冷靜期的規定，我相信會與施政報告"拆牆鬆綁"的主張背道而馳。

零售、批發、飲食、運輸，全部行業都人手短缺，若不輸入外勞，便無法發展經濟。

主席，這是特首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經歷了4屆特首管治，在我擔任立法會議員期間，香港曾經歷3屆特首管治。第一屆特首是董建華先生。商界出身的他曾經很努力嘗試及摸索出路，其間經歷了很多困難。第二屆特首是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先生，他的理財和管治哲學充分反映，香港在回歸前是摸着石頭過河，遇到甚麼問題便拆解甚麼問題，這也是我們在大學修讀公共行政管理時的第一課，但曾先生欠缺長遠規劃。第三屆特首是專業界和政界出身的梁振英先生，他似乎要開山劈石。

她落區的次數肯定不會比立法會議員少，而且在她呼籲下，司局長也頻頻落區，市民對此表示歡迎。

但是，如果只有"順風耳"，而沒有"千里眼"，社會同樣可能有很多問題。如果我說摸着石頭過河有好處，這便證明香港過往有成功之處，但壞處是前任政府把房屋和教育問題遺留下來。

所以，我不希望香港失去這些優勢。在這個大前提下，特首再次迎難而上，開創一個新局面。看來施政報告在民間的支持度及理解度甚高。

長遠而言，面對多座大山，例如房屋、人口老化、中產向下流，還有重中之重的青年問題，我們如何掌握發展機遇？

我想告訴青年人，不止香港的青年人，整個世界在改變，整個世代也在改變。我們都說內地經濟發展良好，但我遇到一位內地朋友，他考取會計師牌後在一間大行工作，但他突然不想繼續工作，改為到無錫學做茶壺。他後來做出成績，一個茶壺的售價是1萬元，因為無錫的茶壺很有名。

很可惜，坊間流傳一句說話:"林鄭有心，後生無夢"，我聽到這句話感到很難過。

我相信一定有鎖匙能夠解開青年人的心鎖。我不想稱之為心魔，因為未必那麼負面，青年人只是有點迷茫。在佔中之後，我相信最少八成青年人很想走出這個困局，我們要幫助他們。

我告訴他們，我也曾參加學生會，也曾批評政府，十七八歲的青年人一定有批判思維，不喜歡政府建制。

第一，法治的底線；第二，文明的底線；第三，國家的底線。

我們在互聯網上看到，一些青年人是學生會會長，他們應有崇高的理想，為何要說粗言穢語？

我們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後挑撥，這就是"精人出口，笨人出手"，他們被指勾結推崇"港獨"的最激進人士。

我讚賞今年的施政報告，林太真的"找數"了，給予中國歷史科"獨立門牌"。

我在2009年已經體驗到修讀通識教育科多麼辛苦，因為我是兩個小朋友的母親。

代理主席，2017年對香港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不單是香港回歸20周年，亦適逢第五屆特區政府順利誕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發表其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自然令社會各界有很大的期待。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議員同事曾經向特首提交建議書，合共提出225項建議。我們樂於見到，這份施政報告回應了社會的不少訴求，包括採納了經民聯約100多項建議，在扶助中小企、推動創科產業、增加房屋和土地供應、完善置業階梯、推動社福民生及青年發展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顯示特首正逐步落實她的競選政綱，描繪了本屆政府的施政藍圖，展現出她的管治新思維、新風格，予人的總體印象是"務實進取，聚焦發展，改善民生"，社會各界的反應相當正面。經民聯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制訂各項政策細節，並且在明年2月底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作出資源上的配合，然後交予本會討論。我們亦期望本會不同黨派議員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務實審議，讓相關政策盡早落實，以開啟香港發展的新局面，相信這也是廣大市民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合理期待。行政長官指出香港面對其他經濟體的競爭，必須發展高增值及多元經濟，並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優勢，為未來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我相信，這也是工商和專業界的共識，問題只在於如何做得到？以及如何做得更好？特首強調，政府會就此積極創造有利條件，特別是在拓展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將落實八大方面的措施。我們樂見政府回應經民聯的訴求，為企業首200萬港元的合資格研發開支提供3倍退稅，餘額亦可獲兩倍退稅。政府亦會增加研發資源的投放，並定下把本地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在5年內由0.73%升至1.5%的目標。但是，經民聯認為，相比於其他鄰近經濟體對研發資源的進取投放，特區政府應該審時度勢，訂定更長遠的目標，例如在未來10年內把有關比率提升至2.5%，以鼓勵創科產業發展。

同時，當局也應該制訂創科人力資源方面的規劃，包括對相關人才需求的具體統計和預測，據此訂立本地人才的教育和培訓策略，以及吸引海外科技專才來港的配套措施等。代理主席，與創科產業發展息息相關的，是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特首宣布將提前在今年內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並投放7億元，構建關鍵的基礎建設，經民聯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持。但是，我認為政府應該配合智慧城市和大數據的發展趨勢，加快"Wi-Fi連通城市"計劃的落實，以及促進公共數據的開放應用，包括全面開放《全港人口及就業數據矩陣》等規劃數據，讓相關行業參考並運用於公、私營項目。同時，應該推動綠色基建規劃，在落實新發展區時，預先規劃各種通訊、管網、智能家居、綠色建築等軟、硬件基建設施，並運用創新科技和大數據，就交通、醫療、環保和長者服務等作妥善規劃，致力打造綠色低碳的智慧社區。代理主席，香港工商和專業界若要充分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大灣區發展的機遇，除了落實發展落馬洲河套地區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並打造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等規劃外，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推動香港和內地的專業服務合作。我樂於見到，本屆政府在其施政綱領中明確表示，當局將致力在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為本港專業服務業開拓新市場，同時投放更多資源推廣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專業服務平台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並繼續向國家商務部爭取給予香港顧問諮詢企業參與不同類型工程項目的機會，提供從工程策劃至竣工的一條龍港式服務。我認為至少可以從兩大方面着手。

代理主席，香港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對於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大灣區發展的機遇，有近水樓台之利。要將機遇轉化為兩地合作的商機，無疑需要兩地政府層面和工商專業界更積極努力。經民聯多番建議特區政府要爭取由國家層面牽頭成立規格更高、聯繫更為密切的統籌協調機制，致力解決本港業界拓展內地市場時面對"大門開，小門不開"的種種障礙，這既是為了促進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更是為新一代提供向上流動的優質機遇。代理主席，至於數位非建制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措辭偏頗，有違客觀事實，流於主觀的政治表態，我和經民聯議員同事都難以認同，更不可能支持。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內務委員會主席，即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動議的原議案。

我先說產業與人力的關係，究竟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

簡單點，首先我想談論職業教育。

因為教育局資助學生修讀研究院後，沒有任何政策局協助他們就業，直至創新及科技局最近成立"博士專才庫"，資助科研機構聘請一名博士兩年，每人每月資助3萬元，即是如果僱主支付2萬元，合共便有5萬元，博士便有興趣考慮。

最近有一位人類學碩士畢業生，他從事甚麼工作？曾修讀理科和商科的我也明白社會不可沒有人文學科，現時香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這類科目真的越來越少人感興趣。然而，一個欠缺人文學科的社會會沒有歷史意識，政治冷感，沒有人文關懷，亦很可能影響產業的發展。例如創意產業，好的電影最重要有好的劇本，誰人飾演也一樣。早前放映的"五個小孩的校長"和最近的"打死不離3父女"，同樣是頗有意思的電影，講述人與人的關係，原來一些傳統社會或家長認為重要的事對下一代並非最好。

政府不搞新的產業也算了，傳統產業中的四大支柱，其中一項是旅遊業，旅遊業有何新突破？上次有新事物是2005年迪士尼樂園來港，興建了一個國際主題公園，之後還有甚麼？

國家旅遊局訂定了一個目標，就是在2020年，體育旅遊的規模要提升至1萬億元人民幣。

最近香港理工大學有學生自製了一輛F1車，其實很多人對這方面也有興趣。

主席，我稍後會花較多時間討論房屋問題，但由於看到數名與物流業相關的局長今天也在席，所以我必須先就此方面發言。

當時我那篇得獎文章的題目，就是"葵涌貨櫃碼頭的發展"。多年來，我一直留意葵青區和香港物流業的發展，但遺憾的是，葵涌貨櫃碼頭由我當年作文時很自豪地說是全球吞吐量最高的貨櫃碼頭，到今天已經下跌至第五位。此外，當年很多葵青區居民是物流業的從業員。

可是，到了今天，物流業從業員的實際工資指數，已由2012年第四季的111.4下跌至2017年第二季的102.9，而政府對此行業的支持也極為有限。

由於缺乏政府政策支持，他們當年便自求多福，到新界尋找便宜的土地發展，繼續作業，所以才會出現今天的問題。

物流行業的朋友表示，如果每次出入也要付款，他們為何還會選擇把寫字樓設於東涌？

我花數分鐘時間發言，藉此機會促請局長和司長考慮工聯會的意見，取消青嶼幹線收費，協助物流行業的從業員，減低他們的運作成本，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我稍後會在其他環節再發言，多謝主席。

主席，這是特首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篇幅很長，範圍很廣，有不少創新和突破，既大力推動創新科技，也關顧弱勢社群，尤其特首決定牽頭成立"特殊需要信託"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子女，令我很感動。特首對香港很用心，值得我們支持和肯定。主席，這個環節是關於多元經濟。推動經濟多元發展，不要只是"吃老本"，讓年青一代看到前景和希望，提高香港的競爭力，這些我們說了很多年。香港是經濟型社會，要發展多元經濟，就不能夠閉關鎖港，故步自封，要保持開放，廣納四方資金及人才。主席，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擁有舉世羨慕的發展優勢，加上國家大力發展大灣區經濟及"一帶一路"，放在香港面前的機遇可說是無限，只要發揮到"香港所長，國家所需"，香港一定可以保持發展動力。可惜，香港有一群反中派，當中有學者、媒體老闆及議員等，他們不斷醜化中國，宣揚反中、反政府，甚至推動"港獨"。在他們的口中，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好像做甚麼也不對，官員說甚麼也是錯。他們不斷在社會煽動仇恨，提倡以違法、激烈的言行去衝擊政府，不斷製造事端，製造社會撕裂。在立法會內亦逢中必反，為反而反，令議會空轉，政府疲於奔命，社會發展越走越慢。當全世界都望向中國，學習中文，希望走進中國，他們卻教導青年人排斥自己的國家，坐井觀天，放棄手上已有的發展優勢及廣闊空間，去追求不切實際、破壞"一國兩制"的"自決"和"港獨"，嚴重影響到年輕一代以至香港的未來，令人痛心。我希望市民看清楚，當議會有很多反對香港發展、逢中必反、為反而反的議員，香港很難走得快，周邊的城市只會繼續追過我們。我希望議員明白，如果真的為香港好，便不要逢中必反，不要一不合心意便"拉布"，甚至搞非法佔中，請給香港人一條生路。香港是中國的地方，如果他們真的不喜歡中國，其實大可去他們仰慕的外國，不要阻礙香港發展。主席，其實我比較擔心在這種泛政治化環境下，政府如何落實及執行這麼多項大計？我期望政府各級官員都敢於創新、積極進取、"接地氣"地推動各項政策，千萬不要閉門造車，不要"離地"，不要避難，不要說了便當做了。

主席，其實發展智慧城市最重要是以人為本，令市民體會到發展智慧城市所帶來的好處。我認為政府不應該只是空想，只針對高科技或只考慮創造多少創業機會，而應該想想如何令市民感受到科技帶來的成果，政府應該想想如何善用創新科技，協助解決社會嚴峻的問題，例如安老及房屋。我今天只想舉出兩個例子。面對急劇的人口老化，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發展"智慧安老"。

以新加坡為例，他們兩年前已開始為新建組屋鋪設智能網絡系統，可以記錄獨居長者在家中的日常活動，偵測到長者有異常狀態時，便可透過雲端技術通知其子女或安老機構，甚至向政府部門求助。英國政府早於2012年已利用智能科技照顧長者，而日本近年亦努力發展護老機械人來應對護理員不足的問題，相信可以減少照顧長者所需人手，亦可以監察長者的安全。反觀香港，其實在這方面也相當落後，現時只有香港房屋協會小規模地開始應用安老科技，所以我建議政府從官、商、學、民合作模式開始，以試驗計劃首先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協轄下獨居或雙居長者的住所裝設智慧安老科技。安老科技亦是全球需求龐大，很有發展前景的新經濟產業。所以，除了本地的智慧安老措施可用外，當局亦可以研究透過與澳門及廣東省的協調合作，在大灣區例如深圳、惠州等地成立由香港主導的"智慧安老社區"，亦可以官、商、學、民的合作模式，建立集港式醫院、大學科研單位及科研企業的"智慧安老社區"。政府亦可以透過政策，鼓勵公私營合作發展本地的"智慧安老社區"，為長者提供更多安老選擇。主席，房屋問題最困難是覓地，但由於香港土地的數據及資料不透明公開，所以經常出現很多爭拗，各有各說。我建議政府善用及提升地政總署多年來建立的土地信息系統，現時所用的這個電子地圖系統載有香港所有土地紀錄、地理資訊及土地運用的數據，可以幫助分析研究和選取可拓展土地，亦可用於加強向公眾溝通及解釋政策。

主席，香港經濟有所發展才可以創造就業，改善民生。要解決的問題、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多年來，我不斷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並以智慧城市的模式來推動旅遊業，發展綠色科技、綠色產業等，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每項都要花政府及民間很多心力，我們根本浪費不起時間。如果大家真的愛香港，都是一家人，為何不可以放低偏見和對立，一起為香港的未來奮鬥？

我記得去年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會協助港產片及港產粵語電影在內地上畫，提供資金讓他們配音等，這其實是無甚用處，幫不上忙的。計劃有多少人申請，最終的效果為何？

談到聲音廣播，更是"一殼眼淚"。數碼聲音廣播今年9月正式壽終正寢，香港電台也停止了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我們要問政府是否要"陰乾"港台，由於港台不聽話，所以便不給它吃飽，不提供資源，任其捉襟見肘，做不出甚麼來？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剛剛於上星期的萬聖節，在外國記者會一場活動上，向港台的英文節目主持人指說現時已沒有人收聽他們的節目了。香港的最高領導人，竟然輕視、蔑視、歧視自己的電台，這是甚麼世界？

那請大家參觀中央電台比較一下吧。我希望無論是局長或司長，所有負責這範疇的官員，請他們提供更多資源，以支持香港的廣播業發展。我謹此陳辭。

行政長官發表了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為本屆政府未來的工作勾劃了一個藍圖，在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改善民生，以至就土地房屋、醫療衞生、教育、青少年和安老等多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反映了新一屆政府關愛市民、急市民所急。我會在財政資源上全面配合，讓部門可以有足夠的人手和資源，推行這些措施，令新一屆政府在開局之初的眾多政策和措施可以及早鋪展開來，令各階層的市民都能夠早日受惠。接着下來，我會就香港的經濟近況、經濟展望和未來經濟發展的一些方向作一些扼要的說明。香港經濟現時的基礎非常良好。今年以來，環球經濟復蘇勢頭穩固。受惠於對外貿易蓬勃，以及內部需求強勁，香港經濟表現十分理想，上半年經濟增長4%，明顯高於過去10年平均每年2.9%的趨勢增長。踏入下半年，環球經濟持續向好，外部需求亦續見擴張，亞洲貿易亦維持強勢。香港第三季度的貨物出口繼續有可觀增長，以貨量計按年升約大概6%。此外，訪港旅客同期進一步輕微上升，第三季按年增長1.8%，零售銷售貨量近月的升幅亦顯著加快，第三季按年升4.4%；第二季按年升0.3%。最新的按季調查顯示，企業的營商氣氛保持樂觀。物價方面，基本通脹率在今年首9個月平均為1.7%，低於去年全年的2.3%。短期內，輸入通脹預料會繼續維持輕微，加上本地成本升幅大致平穩，通脹壓力有限。樓市方面，今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第八輪物業按揭貸款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在過去數個月，看到樓市開始有所冷卻，交投回落。整體樓價在第三季按季上升1%，升幅低於第一季的4%及第二季的5%。交投方面，7月至10月的住宅物業買賣合約數目回落至每月平均約4,600宗，低於上半年的每月平均5,400宗，以及低於1997年至2016年長期平均的每月7,300宗的數字。最新資料顯示，樓價在10月欠缺明顯方向，交投活動則在近兩個月有所回升。勞工市場維持全民就業，最新的失業率處於3.1%的低位，整體就業人數持續有明顯的增長。就收入而言，亦普遍錄得實質增長，當中低收入的就業人士，若以最低的3個十等分的全職僱員來計算，收入持續有可觀升幅，6月至8月按年增幅大概實質是3.8%。經濟展望方面，作為一個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香港經濟來年的表現很大程度取決於外圍環球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月將今年及明年全球經濟的增長預測分別調升至3.6%和3.7%。這預測倘若能夠實現，將有利香港經濟的表現。至於美國，經濟溫和增長的趨勢大致持續。當地失業率處於4.1%的近17年低位。隨着美國經濟改善，聯儲局自2015年年底以來已加息4次，並在今年10月開始逐步縮減資產負債表。市場認為下月聯儲局開會肯定會加息，循序漸進加息的政策亦會持續。在聯繫匯率下，香港息口最終會跟隨美息上升，此外，我們亦要留意美國加息後對環球資金流的影響，以及利息上揚和資金流對本地資產價格，尤其是樓價和股價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們同時亦要注意美國稅改和增加基建投資的落實細節和速度，因為這兩項政策會有利美國經濟增長，可能會加快美國加息的速度，另一方面，美國在貿易政策方面的保護主義情緒會如何發展，我們亦要留意，因為這會嚴重影響國際間經貿關係的影響，亦波及環球經濟增長的勢頭。歐元區的經濟復蘇近期更趨穩固，第三季經濟按年增長略為加快至2.5%。然而，歐盟與英國的脫歐談判至今進展不大，加上部分地區的地緣政治局勢可能突變，會影響歐洲經濟氣氛。隨着歐元區通縮風險減退及經濟改善，歐洲央行在10月底宣布在明年年初起會進一步減慢買債步伐至每月300億歐元。此外，英倫銀行在上星期加息，是10年來首次，加拿大央行自7月起已兩度加息。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持續，其他主要央行亦正在減低貨幣政策的刺激力度，複雜的國際貨幣環境會影響環球資金流向，我們會留意相關的金融風險和這些風險對資產價格的影響。亞洲方面，內地經濟穩中向好，首3季經濟增長6.9%，繼續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亞洲區內其他經濟體今年以來的表現普遍穩健，區內出口均錄得強勁反彈。日本近期經濟指標亦稍有改善，營商氣氛亦向好。不過，人口老化及公共債務高企等結構性問題持續，將繼續限制日本經濟增長潛力。整體而言，外圍經濟的前景大致正面，而本地就業及收入情況良好，消費意欲暢旺，短期應該會繼續為內部需求提供動力。不過，我上述提及的外圍不明朗因素，我們也需要留意，因為這些隨時會影響經濟氣氛，我們亦必須繼續警醒留意。總的來說，香港今年全年經濟增長表現應該會十分理想，肯定會較在8月公布的預測增長的中間點，即是3.5%為佳，將會是自從2011年以來最強勁的表現。政府會在後日公布第三季的經濟增長數字，到時亦會一併公布已更新的2017年經濟增長及通脹預測。接下來，我扼要地說一說經濟的多元發展。環球經濟瞬息萬變，競爭日益激烈，為香港帶來挑戰同時亦帶來機遇。除了繼續擔當"服務提供者"和"監管者"的角色外，政府會積極做好"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致力鞏固及提升支柱產業的優勢，並同時推動創新科技，促進產業及多元經濟發展。我們亦會正如多位議員所指出，抓緊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為經濟注入新動力。在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方面，我注意到葉劉淑儀議員剛才亦就此表達了一些意見。就本屆政府而言，推動創科是我們的工作重點。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提出我們處理創科發展、產業發展的時候，不能採取一個"me too"的態度，即人家做甚麼，我們就跟着做甚麼，而是要看看我們自己本身的相對優勢，這一點我們非常同意。另一方面，多元經濟的目標為何？葉劉淑儀議員提出就是經濟的質量和縮窄貧富的差距。在我們來說，這點亦是認同，而中間亦有一點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透過經濟多元發展，尤其創科和創意產業的發展，希望可以為年輕人提供多一些優質就業的選擇。

我們往後就着深化香港與內地的金融合作及兩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提升香港作為金融服務樞紐的地位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由我主持的金融領導委員會會致力提出策略性和前瞻性建議，包括我們最近說得比較多的一個例子，就是"同股不同權"公司在香港上市這項建議。我們會推動政府各部門及相關機構落實相關建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競爭力。在這方面是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國際的競爭相當大，在這方面我們是警醒的，亦請議員支持我們這方面的工作。旅遊業方面，正如大家所指出，我們推出了旅遊業發展藍圖。我已指示各個政府部門和政策局加強協調這方面的工作，發揮更大協同效應。

其實我已經開始編製明年財政預算案的工作，當中經濟發展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範疇，肯定會諮詢各界，尤其是各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很希望屆時大家就着怎樣推動香港經濟的良好發展、穩定就業、改善民生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多給我們一些寶貴意見。接着我請5位局長就經濟發展、創科、金融及公共財政、專業服務、產業發展，以及香港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參與等多方面的工作作出較詳細回應。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本年度的施政報告。

代理主席，我想在此簡單回應剛才一眾議員提出的意見，我亦樂意在會後或其他場合就議員的具體關注及建議詳細向大家解釋及討論。首先，感謝有13位議員就"一帶一路"及香港對外聯繫角色表達關注。未來我們對外經貿工作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正是要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倡議，鞏固和擴大香港的優勢，為香港的企業及專業界別帶來更多的機會，從而令本港經濟受惠。為了讓香港企業可切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特區政府正與內地研究搭建項目信息分享平台，讓兩地企業更好地掌握相關資訊，促進項目對接和企業合作。我們亦會強化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參與及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角色，一方面組織更多商貿代表團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考察和發掘商機，同時加強其風險分析研究、項目查考和商貿配對功能，更好地支援香港的企業。為協助港商及投資者開拓海外市場，我們會繼續積極尋求與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東南亞國家聯盟是香港目前第二大貨物貿易夥伴和第四大服務業貿易夥伴，亦是"一帶一路"建設下極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地區。香港將於本月與東盟簽署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我們也計劃在泰國增設我們在東盟的第三個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以進一步開拓在東盟的商貿關係和拓展經貿辦的網絡。另外，我們與格魯吉亞的自貿協定於雙方完成所需的內部程序後便可簽署。我們將繼續與澳洲及馬爾代夫進行雙邊自貿協定談判。我們亦致力尋求與其他經濟體締結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以加強外商在香港投資的信心，以及保障港商在外地的投資，強化香港作為投資樞紐的角色。我們亦會繼續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事務，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及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今年12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十一次部長級會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會出任其中一位副主席，有助我們在是次會議扮演重要角色。我亦感謝陳健波議員、莫乃光議員及梁繼昌議員對爭取企業及基建投資合作項目落戶香港的關注。香港是全球企業設立據點和擴展業務的理想地方。根據投資推廣署和政府統計處最新的年度調查，母公司在海外或內地的駐港公司超過8,200家，當中有1,413家為地區總部，較去年同期上升2.5%。投資推廣署致力鼓勵及協助海外及內地的企業來港開業或擴展業務，並為它們提供後續支援服務。投資推廣署會與有關政策局和特區在海內外的辦事處更緊密配合，以物色特定行業中有潛質的企業，吸引其來港發展，使香港成為"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雙向發展基地，以及領先創業樞紐。就林健鋒議員對CEPA的關注，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大內地對香港開放的力度，推動CEPA升級。特區政府與國家商務部剛於今年6月在CEPA框架下簽署《投資協議》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擴大CEPA的涵蓋範圍和新增合作內容，將CEPA提升至現時一般全面自由貿易協議的水平。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商務部做好CEPA的落實工作，並會研究和商討推進CEPA的可行措施，讓更多業界可以受惠。剛才有7位議員對支援中小企方面表示關注。我們會繼續透過各項措施支援香港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感謝28位議員在這辯論環節就多元經濟發言，其中有15位議員在發言中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當中有議員特別提到大灣區為我們帶來難得的機遇，我們要好好掌握。

代理主席，大灣區建設突破創新之處，就是把粵港澳三地以一個區域經濟概念推進發展，區域內城市將充分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進一步建立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係。大灣區建設除了要提升粵港合作外，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深化政策創新，在粵港合作"先行先試"的成功基礎上，爭取中央支持推動在特定合作領域的制度和機制創新，並促進城市之間的生產要素高效流通，使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居民、貨物、資金、訊息的流通更為便捷。大灣區建設的框架協議是在國家主席的見證下，於7月1日在香港簽署，而有關的協調機制，除了粵港澳三地政府外，亦包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及相關中央部委。這都說明了中央對大灣區建設的高度重視。從國家發展層面統籌規劃和協調合作，必定能更有效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事實上，國家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亦提及"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特區政府在參與大灣區發展的規劃工作時，一直是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並基於香港本身的發展定位和優勢來處理。在"一國兩制"的雙重優勢下，香港一方面得到中央的支持，能夠積極參與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包括"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建設；另一方面，香港又可憑藉我們作為內地最開放和國際化城市的優勢，與大灣區城市的企業"拼船出海"，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和發展機遇。在過去一段時間，特區政府積極與各個界別聯繫，反映業界對大灣區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國家將於稍後頒布《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特區政府將全面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把握這項重要國家發展戰略所帶來的歷史性機遇。我們會積極配合落實《規劃》，促進大灣區經濟社會協同發展，特別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我們亦會爭取盡快落實為港人在大灣區學習、就業、創業、營商、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利，促進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訊息流。劉業強議員和梁美芬議員提到如何利用大灣區的發展機遇讓我們的青年人有更多發展。就這方面，特區政府會繼續加強青年交流，特別是實習計劃，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了解、接觸國家發展，特別包括大灣區方面的發展。目前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將易名為"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目的是更聚焦推動大灣區建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繼續統籌特區政府有關大灣區建設的工作，並為督導委員會提供支援，擬訂年度的具體工作計劃，以有效落實《規劃》提出的政策措施。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專責協調相關中央部委及廣東省和澳門政府，以及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該辦公室亦會主動聯繫商會、專業團體和相關持份者，統籌落實《規劃》的工作。我們亦會增撥資源，進行與大灣區建設相關的研究和宣傳工作，協助港人港企發掘更多發展機遇。剛才林健鋒議員提到希望政府和立法會能夠攜手合作，落實施政報告的措施，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改善香港的經濟和促進就業。

李慧琼議員在發言中提及，她盼望立法會議員能夠透過一些事務委員會多與內地進行溝通和了解。在這方面，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予以配合和協助。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今年的施政報告。

代理主席，感謝議員早前表達的意見，因為時間所限，請容許我綜合一併回應。多年來，香港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制度上的獨特優勢、自由的經濟體系及豐富的國際商貿經驗，發展成為國際空運和海運中心以至區域物流樞紐。展望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採取多項措施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和區域物流樞紐的地位，以帶動本地經濟持續發展。香港國際機場貨運量位列全球第一，而國際客運量亦位列全球第三。今年首三季，貨運量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1%，而飛機起降量及客運量亦有增長。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及應付香港國際機場持續增長的交通流量，我們會全力優化香港國際機場的硬件和軟件配套。在硬件方面，我們會提升機場的客貨運處理能力，措施包括積極協助香港機場管理局拓展三跑道系統工程，以及優化機場基礎及聯運設施。機管局於去年8月展開三跑道系統工程，政府一方面會密切監察落實三跑道計劃的工作，另一方面會在空域規劃上積極與國家民航局協調，研究和落實各項優化空域管理的措施，循序漸進地達至三跑道系統的目標容量。三跑道系統工程需時約8年，在三跑道系統啟用前，我們需要盡量提升現有雙跑道的容量及機場設施，以應付未來幾年急速增長的航空交通需求。就此，民航處會研究和應用最新的航空交通管理技術，而機管局亦會積極推展中場發展計劃和改善現有的客貨運設施。在軟件方面，機管局計劃發展智能機場，應用新科技提升機場營運效率，例如使用無線射頻識別系統處理行李，使旅客得知到港行李是否經已送抵認領大堂、在離境及登機閘口裝置人臉辨識技術以簡化登機程序等。此外，我們會發展高增值的航空業務，積極培訓航空業人才。機管局成立的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於今年4月推出首批課程，課程涵蓋範圍及程度廣闊，包括青年暑期課程及實習計劃、入門課程、進修課程，以及與本地及海外學術機構合辦的專業課程。截至今年8月，已為2,000名學員舉辦培訓課程。學院將與法國國立民用航空學院於今年年底推出航空交通管理碩士課程。當中，很多"一帶一路"國家亦派員來香港上課。在海運方面，香港擁有悠久的海運傳統，是區內重要的樞紐港；香港港口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口之一，2016年處理了接近2,000萬個標準貨櫃。同時，香港是船東匯聚之處，我們的船東和船舶管理公司擁有及管理的船隊十分龐大。截至2016年年底，香港船東會會員擁有及管理2,300多艘船舶，總載重噸位超過1億7,800萬噸，佔全球商船總載重噸位近10%。以香港這樣小的地方，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高興的成績。此外，本港的海運業群發展蓬勃，現時有超過800間海運服務公司，為世界各地的船運企業提供多元化的高增值海運服務，涵蓋海事保險、海事法律及仲裁、船務代理和船舶管理、船務經紀及租賃等。香港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區內的船舶融資中心。特區政府一直致力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海運中心的地位。我們會繼續透過香港海運港口局與業界攜手合作，制訂全方位策略，循着"便利營商"、"人才培訓"及"對外推廣"三大方向，重點推動本港的海運及港口發展，引進外地海運企業來港投資和使用我們的海運服務。在便利海運業界營商方面，特區政府會持續提升香港船舶註冊處的服務，以緊貼國際航運業的最新發展，並維持香港的競爭力，為香港註冊船舶，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服務、即時網上認證服務，以及透過海外和內地經貿辦事處提供船舶說明書及其他必需的文件，讓新造船隻盡快投入服務，都是我們以客為本的適切支援。另一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香港海運港口局研究和制訂更多便利海運業界營商的政策和措施，包括與業界研究，在不影響青馬大橋的安全的大前提下，適度放寬大橋的通航高度限制的可行性，以利便大型貨輪進出香港港口。推動高增值海運服務業的發展亦是香港海運港口局未來的重點工作。其中，海事法律和仲裁服務將是我們銳意加強發展的服務。香港是亞洲主要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為海運業界提供專業及優質的海事仲裁服務。特區政府會繼續與眾多本地仲裁機構合作，向海外和內地機構推廣香港海事法律和仲裁服務，吸引它們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致力發展香港成為區內的國際海運商事仲裁中心。在人才培訓方面，我們會繼續善用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支持海運業的人才發展。就此，香港海運港口局已檢視基金的運作情況，適時在基金下增設新的獎學金計劃及其他資助計劃，並與相關院校研究在不同學科增加海運元素，以及研究邀請相關專業機構開辦更多進階課程，以應付業界的需求。香港海運港口局將繼續進行對外推廣工作，例如參與大型的國際海事會展，並與業界代表組團到訪內地和海外具備發展潛力的海運城市，推廣香港海運業和高增值海運服務。第二屆香港海運周即將在本月19日至26日舉行，以推廣香港作為經營海運業務的理想地點。我在此亦誠意邀請在座議員抽空出席我們的活動。事實上，在2016年3月公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內，中央政府明確表示要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支持我們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航運中心的地位。展望未來，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將會為香港航運業界帶來龐大機遇，特區政府會與業界緊密合作，把握機遇，共同推動香港海運和港口業的長足發展。與此同時，政府會繼續逐步落實葵青貨櫃碼頭港口後勤用地檢討所提出的多項建議，以保持香港港口的競爭力。我在早前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提及，我們會分階段將6幅共約18公頃的港口後勤用地批予葵青貨櫃碼頭，以增加貨櫃堆場空間及駁船泊位，提升碼頭的貨櫃處理能力。我們亦正進行可行性研究，探討在葵青區兩幅用地興建多層港口後勤設施的可行性，以期釋放更多土地支援港口營運。香港是亞洲區內的物流樞紐，貿易及物流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首，剛才有議員提出，整個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22%。政府一直致力物色合適土地，推動高增值第三方物流業的發展。位於屯門第49區一幅約3.2公頃的物流用地已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可望於2018年第一季推出。機管局亦將於今年年底推出位於機場南貨運區過路灣一幅約5.3公頃的土地，以發展現代化空運物流中心。此外，機管局亦積極與香港郵政商討擴建香港國際機場空郵中心，以提升其容量和運作效率，把握跨境電子商貿所帶來的機遇。總括而言，空運、海運及物流業的持續發展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基石，特區政府會盡心竭力與社會各界共同為香港打拼。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第一個辯論環節結束。

代理主席，特首林鄭月娥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外號，就是"好打得"，而她亦時常自詡為AO出身，對政策非常熟悉，實事求是而且事事過問，確有"官到無求膽自大"的氣勢——她現已成為特首，不再是官員。我不得不承認現屆特首林鄭月娥的確遠較前任特首梁振英精明，至少她不會無是生非，也沒有挑動"港獨"情緒。

"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在正視教師的士氣之餘，亦會關心社工的工作士氣。特首願意做的工作會一錘定音，的確"好打得"，但面對不想做的工作或做了不想承認的情況，就變成"好'瞇'得"，因為特首說過"'瞇'起雙眼便看不見"。

局長現時也在席，他說完全沒有施壓，學校可以自行安排。不過，特首卻補充了一句很有趣的話，就是："沒有東西可以強制，'瞇'起雙眼便看不見"。我不知道她說罷有否伸伸舌頭，因為面對直播的問題，她的反應竟然是"'瞇'起雙眼便看不見"。這樣是否稍嫌大逆不道？會否破壞絕對的控制權？或許是"'瞇'起雙眼便看不見"，特首完全沒有在施政報告正視兒童貧窮和青年貧窮等問題，所以對於在未來數年有何扶貧策略降低兒童貧窮及青年貧窮的比率，亦完全隻字不提。或許是"'瞇'起雙眼便看不見"，施政報告提出增加託兒服務以釋放婦女勞動力，建議在2018-2019年度增加約3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並透過關愛基金的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增加2,000個減免名額，以配合現有的4萬多個託兒或託管名額。然而，新增名額其實很少，相對於現時全港達232,000萬名貧窮家庭幼童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可想而知，新增名額其實幫助不大。現時根本沒有完善的託兒及社區照顧政策，更沒有零散工的支援，所以無法真正釋放勞動力，亦難以改善在職貧窮。

很明顯，青年參政的關鍵不在於青年，而是在於政權未來的長治久安。當然，行政吸納政治非新鮮事，只要對殖民政府稍有認識的都知道，青年參與其實包含社會控制的企圖，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分配合理化，令社會現狀得以延續。日光之下無新事，今天同樣是利用青年參與這個符號，但亦不忘告訴大家，青年躁動是政權管治的憂患。至於管理青年躁動的方法，硬的是"司法制度殺無赦"，軟的則是"青年參與大挪移"。青年委員自薦私人計劃是個很聰明的一石二鳥方案。香港的公眾諮詢工作向來為人所詬病，由前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創辦的智庫"香港願景"，專門就本港管治問題發表意見，其首份研究報告的內容正是公共參與及諮詢。報告指出，"特區政府現行諮詢委員會制度與公眾期望有落差。公眾因為不了解委員會成員獲委任原因，以致質疑政府違背用人唯才的原則"。報告建議對各委員會的指引加入新條文，規定須公開非官方委員的背景，並考慮公開會議紀錄等資料，以增加市民的信任。報告更提及公眾參與機制，指政府自2003年制訂《公眾諮詢工作的指引》，至今10多年來從未作出修訂，前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建議由政務司司長牽頭成立公眾參與發展委員會。現時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涉及的只是5個委員會，而全港的諮詢和法定組織則有多達516個卻只有其中5個接受自薦，真的是九牛一毛。

雖然他們年輕，但有些已在非洲推動公平貿易，有些把廢棄的電腦再生產變成資產惠及學童，有些曾受欺凌而患上抑鬱的中學生則創立"精神日"，以行動聲援被欺凌並有不同性取向社群。這些來自不同社會角落的青年人，令我們不禁說一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他們要捍衞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他們珍惜的社會價值。

普洛克拉斯堤表面是一個熱情好客的富豪，他的待客之道別樹一格，先會引誘旅遊人士到他家中，然後便邀請他們吃豐富的晚餐甚至過夜，睡在那張床。不過，他有一個怪僻，就是希望床的大小完全符合客人的身長。結果他不是給客人換床，而是用利斧斬去過長的雙腳或是拉長過短的身軀。結果可想而知，全部都是死無全屍。這些看起來是"剛好"的匹配，其實是"煎皮拆骨"的一種殘酷物語。

由2015年9月的新學年至今，兩年已有合共73名年輕人自殺，由小學生到研究生也有，這怎不會不是令人忐忑的青年連環跳樓現象？我們當然會繼續努力，而經過多年的努力及在眾多媒體的關注下，我們終於獲得正面的回應，就是政府將會成立一個跨部門小組，檢視學生自殺問題。

我們的防止自殺民間聯席已去信邀請局長見面，以表達我們對這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有些甚麼期許，或希望其關注的範疇。

我始終認為真正的元兇，是無間斷的學習時間，令學童的壓力大增。當大家看到學生的青春被功課、考試和測驗完全填滿的時候，便會明白有必要討論和處理標準學時的問題，亦要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不同的標準。坊間已有關注組設立標準學時以助減壓。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陣線及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在過去4個月，以問卷方式分別在街上和中學訪問1,200名人士，發現有九成四贊成要為學生訂立標準學時，更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標準學時應訂為每天7小時以內。我今天下午還收到好消息，就是立法會研究部抽中我的題目展開研究。

政府應對教育制度作出根本改變，這並不是老調重彈，更應研究如何改善家庭友善政策，令到家有更多時間照顧子女的身心健康。此外，也要全面檢討整體教育政策，從根本改變現時單一指標的評測制度，讓學生真正能夠有多元的出路。我在這一節的發言即將完結，現在我想向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的學生會主席湯錦婷同學學習。她於今年9月1日的開學日致辭時，以學習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為題，指出年輕人應該擇善固執，堅持選擇及表達不滿，那管她在許多成年人眼中是不識抬舉、不識大體和不識妥協。她又提到24個在囚的香港政治犯，他們都是以不體面的精神為香港爭取民主。雖然她明白顧全大局的好處，但更加珍惜對真理的追求及堅持。這番說話真是擲地有聲，我唯一想與湯同學切磋的是，不識大體這學問並沒有年齡之分。湯同學，並非只有年輕人不識大體，所有有心人都要學習不識大體，包括我自己，多謝主席。

我經常說，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兒童越早被發現越好，最理想的時間是2至3歲前，然後及時由專業人士診斷和治療，這樣不但可以大大提高療效，亦可大大減輕日後老師的負擔和教學困難。政府當局多年來都信口開河，向市民承諾推行融合教育，但卻不願投放資源，支援老師及學校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最終害苦了學生和老師，情況就如當年的英基學校。

主席，自由黨對於上屆政府推出及在本學年展開的新"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有所保留。自由黨促請政府當局認真考慮為私營獨立幼稚園引入學券制，以助中產家長，這個其實不止是中產家長被忽視的問題。自由黨已多次批評，免費幼稚園教育恐怕最終只會變成糖衣毒藥，令學前教育的質素不斷倒退，最終迫使一些家長另謀出路，情況就如現時的直資中小學一樣，再次歷史重演，一錯再錯。須知道，在15年免費教育下，不獲資助的私營獨立幼稚園只會向兩極化發展，而部分更會被逐漸淘汰，餘下的自然會提高學費，向優質發展。這無疑令中產家長的選擇減少，加重他們的負擔，這與當局希望幼稚園界別保持靈活和多元化的目標背道而馳。因此，自由黨建議為中產家長引入學前教育學券，補助他們為年幼子女選讀私營獨立幼稚園。大家必須明白，學券制的優勝之處，就是由用家決定資源分配，以發揮市場力量，亦可為私營獨立幼稚園提供誘因，提升教育質素。

私營獨立幼稚園早已是被規管行業，受法例限制，必須獲得政府批准才可增加學費，而且盈利率不可超過10%，所以不能夠亂加學費。

主席，香港勞動人口老化的現象已經出現，而在飲食、安老、建造業、公共交通、物流運輸等行業尤其嚴重，以致相關行業甚少年輕人願意入行，對業務發展及服務質素均造成極大衝擊。可是，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對輸入外勞問題只是輕輕帶過，未有提出具體內容，更沒有特別針對建造業、運輸業和安老服務等的需要，自由黨對此感到失望。雖然特首表示會為安老服務和康復服務提供彈性，並引入照顧員，但具體建議和落實時間均欠奉。我奉勸當局，切勿因為勞工團體的反對而龜縮或採取拖字訣，應考慮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以勇氣和決心解決本地勞工嚴重短缺的問題。輸入勞工並非洪水猛獸，無論飲食業或建築業，過去也曾因社會需要而受惠於當年政府因時制宜的政策，一度容許輸入外勞。以飲食業為例，在80年代至90年代，由於政府容許飲食業輸入外勞，反而有助"造大個餅"，本地飲食業從業員的人數由數萬人增至10多萬人。如今建造業面對人手嚴重不足的困境，自由黨認為當局應參照以往的經驗，重新訂定一項為公營房屋及基建工程而設的特別輸入勞工計劃，確保各項公營房屋和基建工程能夠如期甚至提早完成，從而早日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

主席，在我開始就第二個辯論環節的主題發言前，我想藉此機會感謝麥美娟議員在第一個辯論環節對港口及物流業表達關懷和支持。

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強調會與持份者探討適度和有規限地增加輸入勞工，例如考慮為資助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單位提供更大彈性，以輸入照顧員。雖然此舉只局限於安老服務，但自由黨仍然予以支持，因為起碼在輸入外勞這個"燙手山芋"議題上向前走了一小步，令市場的勞動力有所增加。但是，我亦想在此強調，除了安老服務人手不足外，運輸業——正如張宇人議員剛才所說——同樣面對司機不足的問題。在陸路交通運輸方面，大部分商用車輛均面對司機不足的問題，當中以專線小巴的情況最為惡劣。現時專線小巴司機平均年齡已高達68歲，有四成以上的司機超過60歲，估計行內欠缺超過2,000名司機，即兩成至兩成半司機，而預計隨後5年約有2,600名司機會達到退休年齡——其實是全部超過退休年齡。如果再沒有新血入行，情況確實令人憂慮。現時為免影響公共服務，只能要求司機加班，但畢竟工時長，對司機的健康及道路安全均會構成不良影響。至於海上交通運輸方面，渡輪的勞工短缺問題最為嚴峻。現時海上作業的員工平均年齡為66歲，但有年齡已達73歲的輪機長和船長仍需繼續留任，一旦這批實際已屆退休年齡的員工全部退休，恐怕渡輪服務將要大幅削減，嚴重影響離島居民。事實上，有渡輪公司已表明，如果未來3年人手短缺問題未能紓緩，將不排除放棄營辦相關的渡輪服務。自由黨支持政府成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與人力不足及招聘困難的行業商議加強培訓及加大力度吸引新人入行。海上業界正籌備海上業資歷架構，希望藉設定職業階梯及培訓，提升行業的專業形象，吸引新血入行，以紓緩業界人力資源不足及招聘困難的問題。可是，即使有完善的培訓，人又從何來？現時本港可說是全民就業，失業率低至3.1%，是20年來的新低。隨着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老化，勞動力只會不斷減少。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如何有足夠人才支持香港經濟持續發展，政府不能不加以正視。今天的企業，有能力的可用銀彈政策高薪挖角，但在"塘水滾塘魚"的影響下，銀彈政策只會不斷推高企業的經營成本而影響對外的競爭力，而無能力的小型或微型企業只能步向結業收場，令結構性的失業情況惡化。何況"羊毛出自羊身上"，提升薪酬待遇後的成本，最終還是會轉嫁市民。事實上，儘管社會上有聲音要求落實標準工時、將男士侍產假由現時的3天增至5天，甚至增加婦女的法定產假，但先決條件是市場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否則也難以落實。為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政府應適當地——我強調是適當地——擴大輸入外勞的計劃，以增加勞工的供應。

主席，我上次發言時，已開宗明義地表示我會支持這項有關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不過，這並不等於我對整份施政報告沒有批評或意見。政府今次向商界送大禮，大幅減稅並提出很多優惠措施；對勞工基層亦設有一些津貼，包括交通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並放寬了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這些都是德政。但是，我想問政府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社會的公平如何體現？

最理想的情況是無須申請任何津貼，工資已足以應付生活所需，足以維持家庭合理的生活水平，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這是"打工仔"的心願。"打工仔"並非特別喜歡申請津貼。設立各項津貼及福利制度，以社會學來說，是一種二次分配，而"打工仔"其實是希望在初次分配中獲得較合理的待遇和較公平的分配。初次分配是指"打工仔"每月獲發工資，這體現了他們的勞動價值，體現了他們能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體現了社會的公平。可是，我們多年來看到的卻是"打工仔"的工資追不上通脹，即使追得上通脹，也追不上經濟增長，貧富懸殊的差距便在於此，經濟增長只落在部分人的手上，"打工仔"每月的工資變相"縮水"。有議員提到某些行業難以聘請人手，例如易志明議員剛才提及的交通行業。就此而言，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的工資指數為107.5。它顯示了與1999年相比，18年來業界的工資增長不足10%，扣除通脹後即等同"縮水"，這樣當然聘不到人。

如何看待公平的分配？

沒有着墨也罷，但政府不應在"打工仔"的傷口上灑鹽。

政府經常苦口婆心或憂心忡忡地表示，為了香港的經濟增長，為了社會的需要，我們真的應考慮擴大輸入外勞，勞工界不應太固執。

香港社會仍然有超過240萬潛在勞動人口，說出來也嚇怕人。主席，這數字並非我捏造的，而是政府在2012年發表的人力資源報告中提到的，它可能是指比較廣義的潛在勞動力。現在便看看狹義的潛在勞動力。香港有50多萬名適齡婦女沒有就業，婦女就業率比歐美、內地和台灣都要低，甚至比日韓還低，是全亞洲最低。

"打工仔"如何才能有工資增長？

雖然政府多次強調已採用"雙信封制"招標，但根據我查閱的眾多招標文件，工資的評分比例只佔1分、2分或最多3分。

整體來說，我們要改善民生，便應在源頭着手。當然，問題出現後，我們有需要採取補救措施，但最好是在源頭解決問題，而方法就是改善初次分配。在改善初次分配方面，我促請政府千萬不要擴大輸入外勞，而應改善外判問題，從而扭轉整個勞工就業市場的生態。

主席，這個辯論環節的內容，針對施政報告的人口、教育及青年政策，而有關勞工權益的討論則會在第三個辯論環節進行。特首林鄭月娥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及的人口政策建議，觸及一個很重要的勞工權益問題，便是擴大輸入人才和外勞。眾所周知，勞工法例只為香港僱員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最低工資等措施，有時甚至無法滿足基層員工的生活所需。香港勞工的薪酬福利，真正取決於市場供求；市場人手短缺，僱主自然要增加薪酬福利，否則便無法招聘人手。這是最基本的市場定律。有見及此，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擴大輸入勞工。施政報告第135段提到："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與業界商議加強培訓及吸引新人入行，亦會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與持份者探討適度和有規限地增加輸入勞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安老院舍要輸入外勞是早晚的事，政府會透過現有的補充勞工計劃，為資助安老業界輸入外勞。局長認為勞工界是講道理的，不會見死不救。勞工界向來都講道理，但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並不是輸入外勞的免死金牌。輸入外勞會打破勞工市場的供求關係，直接影響本地僱員的薪酬福利。眾所周知，安老行業薪酬低、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導致該行業請人難，青年人都不願意入行。如以輸入外勞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必然有礙提升行業服務水平和改善僱員的工作條件。2015年，政府預留1億4,700萬元推行"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提供1,000個培訓名額。在這個計劃下，入職的護理員月薪為10,360元；成功註冊為保健員者，月薪則為12,450元。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16年香港僱員的工資中位數是16,200元；以15歲至24歲年齡組別計算，工資中位數是11,900元。安老院舍工作時間長，工作壓力大，工作環境不理想。對青年人而言，安老服務本身不是具吸引力的行業，入職護理員的工資較同齡的工資中位數為低。即使成功註冊為保健員，工資也只是與同齡的工資中位數相若。"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反應欠佳是必然的，但這絕不應該、亦不能成為輸入外勞的理由。勞動市場安老院舍的薪酬，更令人觸目驚心。根據今年10月補充勞工計劃職位空缺的資料，私人安老院舍護理員平均月薪約12,000元，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逾10小時。資助安老院舍的薪酬待遇較好，個人照顧工作員的起薪點是14,000元，政府表示在下年度更會調整。局長羅致光強調，要為服務條件相對較好的資助安老院舍輸入外勞，我認為是荒謬之舉。理論上，工資福利較佳的資助院舍如有空缺，會吸引私營院舍工作的僱員轉工，無需以人手不足為由輸入外勞。更大的問題是，安老服務這個行業包含不同工種，在市場內不可分割，無論哪個工種輸入外勞，供求關係都會有所改變，對整個行業也會產生影響。事實上，在補充勞工計劃下，現時已有1,400名外勞從事安老服務，可見勞工界是實事求是、理性務實地處理外勞的問題。施政報告第134段提到，政府會完成制訂人才清單，吸引專才來港。事實上，傳媒早在2015年已報道，有關人才清單涉及10個行業逾100個工種，當中包括銷售、公關經理、廚師、社工和教師等，當時令社會譁然。政府在傳媒追問下含糊其詞，指報道的人才清單並不準確。儘管政府現時已經換屆，我們擔心上述人才清單會借屍還魂，藉以輸入更多勞工。勞工界並不是杞人憂天。事實上，政府現時已設有多個輸入人才計劃，包括"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等。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為例，在2016-2017年度，有超過1萬宗個案獲批，當中接近一半的所謂人才並無學士學歷，而其中三成獲批來港者的月薪不足2萬元。整個輸入人才計劃實為黑箱作業，不受民意監察。特首在施政綱領表示，勞工及福利局預計將於年內完成制訂人才清單可行性的顧問研究。我要求政府先全面檢討現時的人才輸入計劃，提高透明度和強化監察機制，防止濫用情況，然後才考慮其他輸入人才方案。此外，以中港家庭團聚為目標的單程證計劃，自1982年起實施，至今已有超過140萬人透過計劃來港定居。計劃實施超過30年，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來港的人數卻沒有減少，近年每年也有4萬至5萬人持單程證來港。這計劃本身可說是一個龐大的輸入勞工計劃。社會在討論輸入勞工和人才時，卻完全未有考慮每年有4萬至5萬名新移民來港定居的事實，這並非全面分析香港人力資源應有的態度。單程證是由內地有關部門審批和簽發，特區政府只能在核實資料上作出配合，但隨着中港兩地融合和生活水平差異減少，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與內地有關部門協商，檢討每天150個來港定居的名額。我建議減少來港配額，並同時設立一個反向計劃，讓香港人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回國定居，並取得國民身份，這才能現實地反映中港兩地關係。歸根結底，培養本地人才遠比輸入人才重要。在資訊科技年代，終身學習十分重要，否則便會被時代淘汰。過往的人生軌跡，即青少年在接受10多年傳統教育後投身社會工作40多年至退休的過程，其實已不合時代的需要。要提倡終身學習，必須以規管工時作配合，這是政府不能迴避的問題。一份本地財經月刊今期以工時為專題，圖文並茂，指出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但換來的並不是生產力的提升，而只是"累鬥累"的低等勤奮。勞工界要求設立標準工時制度；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亦要求設立有薪教育假期，這既可保障勞工權益，亦回應時代的需要。可惜政府至今仍然不為所動，反而捨本逐末，提出輸入人才而非改善本地培訓人才的環境。

我曾多次指出，副學士制度定位不明，導致與職業教育互相爭奪資源的問題。我期望專責小組在檢討副學士未來路向的同時，能考慮以職業教育作為青年學生的主要進修出路。特首在施政報告第123段指出，她在參選期間已提出增撥50億元教育開支，涵蓋整個教育體系，包括幼稚園、中小學、融合教育、特殊教育和專上教育。從特首的角度，職業教育仍不屬於教育體系的一部分，無法受惠於50億元的教育新資源。如職業教育並非整個教育體系的一部分，我們又如何作出推動，對有志投身職業教育的青年予以鼓勵？有關施政報告中勞工權益的其他問題，我會在下一個辯論環節再表達意見，我謹此陳辭。

就施政報告有關教育的環節，林鄭月娥女士參選特首時，列出教育、房屋和經濟3個施政重點，她甫上任便迅速通過36億元教育經常開支撥款，包括增加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的師生比例、為自資院校課程提供輔助及加強資訊科技人手等。這些都是好措施，因而獲立法會跨黨派支持和通過。

然而，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中，對一些長期訴求及極具爭議的教育事件，卻未有任何回應。

原來政府只為佔八成的半日制幼稚園提供免費教學。

我們與其他幼稚園家長有何分別？

全港中小學家長、教師和學生都在等待她的答覆，但她卻偏偏不說。

大家可否想象學校內的操練情況？

其實，局方表示已優化BCA，題目較為淺易，但剛公布的小三BCA達標率卻沒有明顯升幅，與之前相若，究竟優化措施是否有效？如出題較淺未能將學生分出高低，明年又會加深題目，學校則會繼續以較深的版本操練學生，令學生和家長苦不堪言，希望這種情況很快會有改善。

最後，我希望政府不要忽視學童自殺問題。

然而，要數施政報告中最離譜、最失敗、最令人憂心，以及最不應該推行的教育政策，當然是"赤化"教育和"洗腦"教育。政府一定不承認這一點，但社會人士雙眼雪亮，眼見整個教育制度往往有跡可尋。根據我所屬民主黨進行的研究，其實局長你亦曾指出，國民教育根本沒有停止過，反而現正繼續加大力度推行。

我最近多番指出，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的第二階段，主要針對應否將六七暴動及六四事件這兩個敏感議題納入課程之內。

難道六七暴動只是大家的回憶而不是事實？

為何推行國民教育要由國家教育部指點香港官員推行？

然而，內地官員插手干預及指點局長做事，顯然是客觀的事實。

政府為何不邀請開明、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學者同場辯論？單方面直播內地中共權威的發言，不是"洗腦"和"赤化"教育，又會是甚麼呢？

這還不算"洗腦"教育和"赤化"教育嗎？我剛才一口氣舉出多個例子，全是本年內發生，香港社會可以思考一下。局長可否告訴我，未來數年，在林鄭月娥主政及局長領導下的教育局，還要花多少經費進行"赤化"教育，對我們的學生"洗腦"？這是香港人絕對不會接受的事情。另外有一點，我未必有足夠時間詳述，就是大學政治化，以及大學校園管治如何受政府干預的問題。

我希望未來施政報告內的教育政策，能真正談及教育制度以內的事情，真正為學童謀福祉，真正處理課程本身的事情；並顧及學生在校園的感受，以及家長對子女在教育制度下學習的期望。希望當局可以學術歸學術，放過香港人，別再進行"赤化"教育，把我們的學生"洗腦"。梁議員，我謹此陳辭。

未來市場究竟需要甚麼人才，我們需要培訓甚麼人才？

其實，社會迅速發展，特別是資訊科技發展迅速，上網搜尋資料也相當容易。

這樣，我相信教育制度和人力培訓工作必定會更出色。

主席，我要談談人口政策，尤其趁張建宗司長在席，他將主持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

十年後，現時佔人口最大比例的人會陸續退休，人口老齡化當然需要有護老的安排，但同一時間亦會有不少職位騰空出來，要由現時二三十歲的人填補。

所以，增加薪酬不是不對，保障本地勞動人口也是應該的，但在低失業率下，實在無法請到足夠勞工，而增加薪酬是否真的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亦成疑問。

至於護老行業，局長說按勞工界建議，先加薪2,000元到3,000元一個月，然後觀望1年，如果無法解決問題，就輸入外勞。

工作環境當然可以改善，只要肯花錢，工作環境必然可得以改善，但問題是，為何護理行業......

再談談青年政策。

糟糕了，博士生也要替小學生補習來幫補收入。

現在該兩位科學家大部分時間在"撲水"，尋找資金繼續進行研究。

陳百里副局長亦提及有一些產業是可以crossover，即跨界別合作。

我重申，政府確實要好好考慮人口政策，因為未來10年香港會有很多職位騰空出來，如何填補這些空缺令香港經濟繼續發展，是一項艱巨工作。
如果沒有，我會請4位官員......

主席，談到教育問題，我有感而發，想簡單表達我的意見。

第132段的標題是"認識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及國情"，很高興在2018-2019年度中國歷史將落實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這方向是正確的。該段亦提到要"強化《基本法》教育、舉辦更多校長及教師專業培訓、發展教學資源、豐富師生內地交流及學習活動"，我亦表贊同。主席，我剛才聽到邵家臻議員提到，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一名學生，在開學時說她要學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我不想在此斷章取義，但想學習做一個有教養的人，便應該懂得盡一切努力，表述自己的需要或所想的事情。可是，如果在制度中，由於認為自己的思想未能得到廣泛接納，寧可做一個不夠體面、不符合公眾利益的人，甚至有違法達義的思維，實在是萬萬不可取。為何學生會有這種想法？我希望教育局要特別看清楚我們師生的情況，而一校之長究竟又是如何帶領一間學校在教育的大海中航行，希望他們千萬不要迷失方向。我希望政府在推動認識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及國情的同時，亦加快步伐，檢視現時的教育制度究竟是否存有甚麼教學方式，會導致學生產生不正面的思維，或是教師看到學生誤入歧途時，未能及時矯正的情況究竟有多嚴重。

這種"港獨"思維究竟純粹只是言論自由，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已達到嚴峻程度的問題呢？

談到佔中，這也是一個問題，教授法律的人卻導人犯法，已經面對起訴——我不想談論個別人士——他們是否應當避嫌？當有利益衝突時，他們起碼也應停職吧？

他說，有時候太忙碌，可能會失去一些理念，但他很快已甦醒過來。作為教育局局長，他重新燃起內心的期盼和憧憬，希望重新扶正香港的教育事業，好好培育年輕一代，培育他們成為人才，幫他們踏上正途。如何培育年輕一代對國家的觀念，對人、對事的正確態度和尊重，這些都是德育問題，我們不能忽視。我剛才聽到邵議員說，不單湯同學喚醒我們要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他自己亦想學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這種荒誕的說話，這種誤導人的言論對本港的教育帶來深遠影響。

我認為在學生的德育方面，在協助他們在人生路途上學習如何規劃其生涯等方面，都要加大力度。我相信社會上很多不同行業均願意協助我們的新一代規劃他們的生涯。我也知道政府過去已撥備規劃生涯的資源，每年有20多億元，但我看不到花費這筆錢後有何成效，只不過是多開設1個職位，多聘請1名員工罷了，而那些開設的實習職位，只有寥寥一千幾百個，雖然出席講座的人次很多，但有關成效和指標如何彰顯或體現，我卻不能理解。

主席，我謹此陳辭。